主席，我支持28名民主派議員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九項動議彈劾梁振英的議案，原因很簡單，梁振英在過去5年管治香港，惡行罄竹難書。梁振英涉及那麼多風波、醜聞，無論是濫權、貪腐、瀆職，其實不用等到這次"周浩鼎門"，便一早已經要問責下台。周浩鼎議員和梁振英串通干預立法會專責委員會的調查工作，其實是香港有史以來最嚴重、最粗暴和最罪證確鑿的個案。行政長官受立法會調查，竟然透過專責委員會副主席提交一份研究範圍文件，以干預專責委員會的工作。如此赤裸裸地干預和破壞立法會的工作，屬史無前例。主席，我昨天很留心聽畢民建聯主席李慧琼議員的發言，容許我引述她部分金句。她說："事件在未有事實根據之前，反對派希望通過這些議案，對政府造成很大衝擊......令調查成為打擊異己的工具，這些是政治攻擊......反對派令香港禮崩樂壞......梁振英上台前，反對派已經叫他下台，不肯看他表現......總之但凡梁振英倡議的，反對派也反對......

令莊嚴的議事堂淪為鬥爭工具"。聽畢李慧琼議員的發言，我認為她的發言相當有質素——如果以說歪理和謊言為原則，她的發言相當有質素，甚至可以成為其他作惡之人的範本。只要日後有任何醜聞被揭露，也可用類似說辭作辯解，說甚麼未有足夠事實根據，反對派便將之用作政治工具，打擊異己，諸如此類。

事實根據是甚麼？便是專責委員會在4月舉行公開會議時，周浩鼎議員提交了一份研究範疇修訂本，他多次聲稱那是他自己的修訂，他自己的意思。當我們提出一些妥協或讓步方案時，他說要堅持自己的意見，要求回去再仔細考慮。我們當時並沒有現時被揭發的電子版本，顯示梁振英曾親自修改該份文件，而周浩鼎議員亦從沒有向專責委員會匯報此事，這不是隱瞞又是甚麼？我曾經問過在座的容海恩議員，4月時她是否知悉該份文件經梁振英修改過。

這便是事實，主席。

"這種歪理也能說出口，而且面不紅，耳不赤，真虧她是建制派第一大黨的主席。難得民主派發現建制派如此粗暴干預立法會的事例，作為民意代表，我們有責任維護立法會的尊嚴、制度和公信力。面對有關問題，我們提出合理和強烈的批評，而彈劾梁振英亦屬合情合理，因為這次事件涉及極為嚴重的瀆職行為。對於李慧琼議員說反對派導致禮崩樂壞，我覺得難以理解。她說做壞事的那人經驗淺，敏感度不足，諸如此類，說得輕描淡寫。不好意思，但這不是經驗淺或深的問題。

不過，他似乎高估了周浩鼎議員的能力，又或許周浩鼎議員覺得，CE交來的文件連碰都不敢碰，便直接呈交專責委員會，他對於40多項修訂完全沒有意見。

梁振英會要求立法會對他進行更多調查嗎？

立法會應以監察政府、制衡政府為己任；如果政府有甚麼惡劣施政，有甚麼做錯，我們要指出來。

專責委員會理應不偏不倚，獨立行事，看證據看事實，然後作出跟進。

主席，在2006年，時任國家副主席曾慶紅先生會見民建聯時跟他們說，要"內強素質、外樹形象"。

淪為梁振英的喉舌、淪為他的木偶；用葉劉淑儀議員的說法，就是完全沒有公信力。
主席，在我就這項議案發言前，我想回應一下張建宗司長昨天的發言，當中提及特區政府做了很多功績。事實上，過往數年，特區政府在不同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尤其是在民生和社會福利方面做得不錯。

大家肯定已知道"辣招"無效，但政府卻繼續"加辣"，這是令樓價升得更厲害的原因之一。不好意思，主席，我現在返回正題。除了與黨友討論這項議題外，最近兩天，我也曾與不同社會人士討論這項議題，詢問不同市民的意見。

事實上，特首絕對有權表達意見，他可以循正常渠道這樣做。舉例而言，他可以逢星期二在行政會議開會前或開會後發表意見；他可以書面發表意見；他可以聘用專業律師代他發言或發表意見；他甚至可以找我們任何一位議員傾談，這沒有問題。

全世界有很多事情都是"靜雞雞"地進行的。

如果處理的是私人文書，便不應使用公家電腦。

我認為當事人應盡快平息這件事，不要再"死頂"，錯了便承認，不要給泛民這麼多"子彈"射擊自己。他們為泛民提供了很多"子彈"做一場"大龍鳳"，在這裏罵足兩天。

事實上，這件事已影響行政機關與立法會之間的關係。

第一個目的是令社會關注，在這兩天盡情責罵兩位當事人；基本上這目的已經達到。第二個目的是迫使特首下台。

最後，我希望張建宗司長......據聞他會在下屆特區政府留任。

主席，我當然是發言支持此項議案，我亦是提出議案的其中一位議員。首先，我想回應建制派議員的發言。黃定光議員昨天發言時說，民主派議員批評梁振英時"語言惡毒"，但他沒有指出哪句話是惡毒的，我很想知道。我覺得大家發言時實在太客氣，亦不會用甚麼惡毒語言批評梁振英。

我想告訴大家，有一句話說"不怕神一樣的對手，只怕豬一樣的隊友"。

因為專責委員會無權、"無牙"，但彈劾議案理論上有機會"攞命"，攞特首的命。對不起，"打壓異己"這個詞語不是這樣用的，這詞語用來形容一些極權的政權所做的事，人民不可以打壓異己，少數民主派議員沒有任何能力打壓異己，又說我們要令梁振英"人頭落地"，我們根本沒有這種能力。我們只是爭取空間，還事件一個公道，讓市民看到事件更多面相，看到保皇黨在不同層次上"保梁"。陳婉嫻這位"保梁局"主席現已不是立法會議員，現在李慧琼議員才是頭號"保梁局"主席。我很想聽蔣麗芸議員發言，不知道她是找不到理由替梁振英辯論，還是要留到最後才批評我們？有關事件的細節，很多議員多次指出，梁振英在行政長官任期內收取UGL公司5,000萬港元，但沒有申報或報稅。立法會一再查問，但他不斷辯稱與UGL簽署的是離職協議，沒有利益衝突，他還說協議是在當選行政長官之前簽訂的，無須申報。大家是否知道梁振英是一位語言"偽術家"？

我還想指出一點，梁振英上任前曾經信誓旦旦說，他會積極考慮修改《防止賄賂條例》，把涵蓋範圍擴大至適用於行政長官，但他至今仍然只說會盡最大努力落實修例，很多規定是要經過通盤考慮的。五年任期差不多完結，仍然沒有啟動正式的修法程序，他是否擔心修例成功會影響自己？

梁振英作出44項修改，建議專責委員會的權限，包括加入調查簽約當天是否已經當選行政長官、調查被澳洲傳媒公開的協議文本真偽，以及研究《基本法》第四十七條的立法原意。第四十七條訂明特首"必須廉潔奉公、盡忠職守"，這些立法原意沒有甚麼可以爭拗，還訂明"行政長官就任時，應向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申報財產，記錄在案"，就是要解釋財產，利益與財產又是否相同？

梁振英先後向報章發出律師信，聲稱他牽涉UGL的報道是錯誤和失實的，但一直沒有進一步採取法律行動。今年3月，他入稟高等法院，控告會計界立法會議員梁繼昌，指他因為繳稅問題而遭受調查，但實際上卻未有任何稅務機構與他接觸，因此，他控告梁繼昌議員誹謗。很多議員也曾提出，歷屆特首面對議員或市民的批評時，充其量只會發出聲明或召開記者招待會解釋事件，透過麥克風發表意見，不會向傳媒發律師信。今屆政府真是開了先河，破天荒向傳媒、專欄作家甚至立法會議員採取法律行動。我很希望這情況是前無古人，亦後無來者。梁振英隱身於周浩鼎議員背後，希望藉着他來修改專責委員會的研究範疇，並非光明正大地向專責委員會提出自己的意見書。他經常說，被調查的人有發言權和表達自由。很多議員也曾提及，他有很多更好及更正當的途徑可以表達意見，他甚至可以主動要求出席專責委員會會議作供。

從來沒有人否定梁振英在這事件中有發言權，但他除了是被調查的對象外，更是特別行政區的最高領導人，他私底下給議員所謂意見會否構成壓力？事情涉及很多情景，我可能要留待譴責周浩鼎議員的議案辯論才詳細說明，究竟周浩鼎議員是被迫、被誘，還是真的那麼傻和天真或太"梁粉"，人家說甚麼他便說甚麼。我們真的要周浩鼎議員發一個毒誓，接受我們問話才會知道。可是，如果梁振英有普通常識也應避嫌，不應用這種途徑表達他的意見。其實，這個專責委員會成立了一段時間，就梁繼昌議員的事件也曾召開數次會議，如果他要控告他及譴責他，為何要等到"浩鼎門"、"6鼎記"東窗事發才指出，他不應繼續擔任專責委員會員委員？我還想提出一個較少人提過的觀點，便是梁振英有沒有指示周浩鼎議員或向周浩鼎議員施壓，叫他千萬不要向立法會透露是他提出修訂的？我也曾在上次內務委員會會議上問周浩鼎議員："你說你沒有隱瞞，那你本來打算甚麼時候向本會坦白說，你的建議書經過梁振英修改？

如果證實，梁振英指使周浩鼎議員，千萬不要透露修訂是他提出的，他便可能是迫使立法會議員在立法會上作失實陳述。

主席，由昨天至今天共有27人發言，包括政務司司長，但大部分發言的都是反對派同事。他們動議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九項彈劾特首梁振英先生，有28名議員簽署。他們大部分都說要有公義，在程序上要做得好，我們必須認同這點。做任何事情，我們都應依章依法。但是，就今天這項議案而言，我想跟大家分享3點，第一，在程序方面，反對派議員是否做得到位？先看看這項議案的措辭，當中說鑒於全體議員有不少於四分之一聯合動議，指控特首嚴重違法，以及有瀆職行為，有關詳情在附表和附錄中。如果特首拒絕在合理時間內辭職，本會便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九項動議議案云云。首先我想問，究竟他們何時要求過特首辭職？

議案附表指梁振英先生"透過本會周浩鼎議員作出不恰當地介入專責委員會事務的行為，試圖妨礙、扭曲或影響專責委員會的調查方向、內容及結果"。

在政治上這是個觀感問題。

這份文件並無任何法律效力，議員在這個問題上純粹以道德標準作出批判。這又是否恰當？

在泛民28位同事中，我想大有人在。由去年10月中旬至此刻，發生10宗或以上的個案，當中議員的行為令人慘不忍睹，完全敗壞綱紀。例如"梁游宣誓風波"，不分青紅皂白，只有立場，而不講事理、法理，在宣誓的莊嚴儀式中，大搞動作，成為全世界的笑柄。

專責委員會尚未正式工作，反對派議員已經搞到天翻地覆、亂七八糟，引來各方批評，干擾專責委員會的工作。5月15日發生了周浩鼎議員的風波，那次是閉門會議，大家一致贊同要守口如瓶，未有結論不能向外宣揚。那時有人在會議上說，現時叫作閉門，稍後就不是閉門，稍後就開門了。言猶在耳。我遵從守秘規則，隻字不提，所有傳媒問我，我一一推卻，唯獨是有些人"叻唔切"，只識"標前"、有勇而無謀、做事亂衝亂撞，還挾着公義、法律。他們往往打着公義與法律的旗號，自己卻打敗公義和法律，將我們應該守秘的說話全部宣揚出去。

以往打家劫舍1,000次，並不代表今次打家劫舍一兩次就算沒有犯罪。反對派議員在意識中都知道這樣不對，但仍偏偏要做，浪費了立法會很多寶貴時間。

首先，剛剛聽罷何君堯議員的發言，實在令人嘆為觀止。

過去5年，梁振英的政績可謂劣跡斑斑，在社會上備受廣泛討論，已經到了神憎鬼厭的地步。

大家必須留意，這已是他任內第二次被彈劾。我還記得第一次彈劾是在2013年發生的，梁振英首次遭議員提出彈劾議案，當年建制派議員亦同樣努力護航。

這次根本是香港版本的"水門事件"。

如果堂堂一名特首在這種情況下也無須面對立法會，讓立法會爭取披露真相、尋公道及找公義，那麼這個議事廳便會如何君堯議員所問，這樣對得起香港人麼？這是否一場"政治show"，香港人自有定論，但大家眼前所見，梁振英已不是第一次這樣做。

未富先嬌論，他指香港人不可以未富先嬌，這是2014年2月的言論。

事實上，一名特首發表的公開言論，很少每一句也是金句，每一句也得罪香港人。當時，有人甚至將梁振英與法國皇帝路易十六相比。大家也記得，當年路易十六召開三級會議企圖增加稅項，結果引發法國大革命。如此昏庸的情況，原來歷史是會不斷重複的。順帶一提，1793年1月，路易十六被送上斷頭台處死。我們看到歷史在重複，但其實人類是應該不斷努力學習以避免再犯同樣的錯誤，情況就如香港遇到一名胡亂說話、胡亂做事及胡亂破壞香港規矩的特首。

周浩鼎議員有多錯？如果錯的是梁振英，為甚麼還要犧牲周浩鼎議員來保住梁振英？雖然他們兩人都有錯，但最大意志的是梁振英，是梁振英作出各項修改、作出暗地干預這動作的。如果我們容許這種干預繼續不斷在立法會出現，我們日後便不知道該相信誰。

我們是否應該向始作俑者查問，而不是讓他用這種臉不紅、氣不喘的態度，敗壞香港人的制度，厚着臉皮、嘻皮笑臉地說自己沒有罪、沒有問題。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今天28位議員按照《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九項提出彈劾行政長官的議案，這已是回歸後的第二次，也是梁特首任內的第二次。一位行政長官的任期內有兩次彈劾議案，而提出議案的主要是反對派，這說明了甚麼道理呢？

事實上，梁特首上任以來，反對派議員動輒提出針對他的議案；不是提出"對行政長官不信任"議案，就是嘗試引用《立法會條例》調查他。到了他的特首任期即將完結，又不惜再次用上彈劾議案，目的又是甚麼呢？社會亦自有公論。反對派說他們是要讓立法會檔案記錄事件。然而，這只是自欺欺人的說法，亦並非《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九項的作用。他們毫不理會事件是否真的嚴重到要啟動彈劾機制，也輕視了《基本法》第七十三條賦予立法會10項職能的嚴肅性。第七十三條第九項更是《基本法》150項條文中較為嚴肅的一項。立法會行使彈劾權力時，必須要有確鑿證據，證明行政長官犯了具體而嚴重的違法或瀆職行為。可是，反對派以向市民交代、讓立法會檔案能記錄此事件為借口，隨意啟動這個最為嚴肅的程序，令立法會擁有的莊嚴彈劾權淪為他們個人製造歷史的政治工具。主席，環顧海外主要國家，英國和美國的國會可以就國家元首或政府首長的違規行為提出彈劾，主要是針對"挪用款項"、"濫用職權"、"疏忽職守"、"叛國"、"徇私舞弊"和"泄露國家秘密"等行為。在我記憶中，美國在近代史上只啟動過兩次彈劾程序，針對的是尼克遜總統的"水門事件"及克林頓總統的"萊溫斯基事件"。兩次彈劾都涉及嚴重違反法律及嚴重違反誠信的問題。

這未免是無限上綱上線，與我剛才提及的各種違法行為更是風馬牛不相及。對事件的動機抱有懷疑態度，並不可以成為啟動彈劾的基礎。我依稀記得，專責委員會主席謝偉俊議員曾經公開說過，指前副主席周浩鼎議員提交的修訂建議根本不需要，因為修訂建議早已包含在專責委員會的調查範圍內，即梁振英先生的修訂建議其實是與專責委員會的調查範圍一致。如果謝議員的說法正確，那麼又何來干預，何來左右調查方向呢？主席，專責委員會調查範圍的文件是公開的，任何人都可以上網查閱。如果被調查對象認為文件建議的調查範圍不夠全面，他當然可以提出意見。至於被調查對象致函專責委員會主席或副主席提出建議，此做法亦無不妥。當然，一般都是會選擇致函主席，再由主席和副主席把有關意見轉交專責委員會討論及決定，也是理所當然的。今次事件的關鍵純粹在於：第一，沒有證據顯示梁振英曾開宗明義要求專責委員會前副主席周浩鼎議員，轉交他的意見予專責委員會跟進處理；第二，周議員沒有開誠布公地交代有關意見是來自梁振英先生，這是做錯了。如果周議員交代了，根本便不存在問題。整件事件只在於特首和周議員......應該說是梁振英先生和周議員有否好像我剛才所說，就提交和處理文件做足工夫。今次事件談不上半點干預，遑論事關嚴重違法或嚴重瀆職而要彈劾行政長官。主席，在這次議案辯論中，部分反對派議員的論述實在令人大開眼界。有位議員說：這只是調查，調查也不行？調查有何不可？這種說法如非出於完全不掌握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九項提出的議案的性質，便是存心誤導大家。《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九項的議案是要啟動彈劾行政長官的機制，不是"只是調查"這麼簡單。調查只是其中一部分，除此還有有不少後着，最終是要達到行政長官下台的效果。如果議員完全不掌握這議案的性質便支持，甚至發言支持，這實在令人驚恐。如果他是已掌握議案的性質而發言誤導，便更加不堪。另一位議員說特首不得民心，社會不喜歡他，所以應該支持議案，彈劾行政長官。這種說法的意思是：因為社會不喜歡當事人，所以無論理據和證據是否充分都應該支持議案。這種近乎幼稚的不成熟說法非常危險，亦正正印證了這次是利用彈劾程序作為政治打擊的工具。另有一眾反對派議員說，這是按照法律賦予立法會的權力而啟動的程序，所以並無不妥，目的是要挽回立法會的尊嚴。這種說法的謬誤之處，其一在於《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九項並不是要維護立法會的尊嚴，而是在行政長官實質上涉及嚴重違法行為或嚴重瀆職行為的情況下啟動彈劾程序；其二，反對派的"拉布"行為禍害社會，可是哪一項不是按法律和規則提出的？那些意圖打擊基建的司法覆核，哪一宗不是按法律提出的？這並不代表法律不被利用成為政治工具。這正正是兩屆首席大法官語重深長地要大家慎防的情況。在4年前，反對派議員企圖啟動彈劾機制，誓與特首不兩立，對峙僵局禍延至今，也影響了本會審議經濟民生事項的正常運作。如果反對派繼續抱着政治鬥爭壓倒一切的態度處事，只會把香港變成一池死水。主席，立法會按《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九項行使彈劾特首的權力，是一項嚴肅的憲制行為，絕非兒戲，不應輕易或隨便啟動。但是，反對派一再濫用《基本法》的彈劾機制，非但不尊重議會本身，更是不負責任的行為。主席，我謹此陳辭，反對議案。

主席，梁振英任期只餘下數星期。坦白說，無論是本議會還是香港社會，很多人都不想再談論這位人士。

換句話說，整個政府的行事必須遵照一套標準和界限。今天我們要問的問題是：梁振英有否做錯？

如我們今天容忍這種介入方式，未來還如何建立市民對立法會及行政長官的信任？

有關的文件屬於立法會文件，以一位議員的名義提出。但是，原來這份文件背後真正的撰寫人是梁振英。

在任期最後一兩個月，他為何還要這樣直接介入？我們暫且不談這些問題。我想問的是，究竟他可否以這種方式撰寫立法會文件？所有議員都知道，剛才亦有議員提過，他是有其他選擇的。如果他對立法會這份文件有不同意見，行政機關一向都可以透過不同的方式表達。

正如很多議員剛才提過，如梁振英對調查範疇有意見，可以去信立法會，堂堂正正提出他的觀點。他在有其他選擇的情況下，卻棄用慣常的做法，反而採取一個非常奇特的方式，與其中一位議員商議，然後以該議員的名義撰寫文件。

第一，有關文件屬於立法會文件，這一點大家一定同意。第二，這份文件是以一名議員的名義提出，這亦顯然是事實。第三，很明顯，文件的撰寫人不是該議員而是特首，這一點兩位涉案人士都已經分別承認。第四，該議員在整個過程中，沒有主動披露事實，只是後來陰差陽錯，事情才被揭發。

正如石禮謙議員昨天指出，立法會議員不是特首的僕人，議員應表達出獨立性。

立法會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就是監察政府，在三權之間必須保持一定距離。

再想想，如果這種做法可以接受的話，如此推論，如果前特首曾蔭權同樣借某位議員的名義提交立法會文件，大家又會否接受？或者不說以前，我們向前看。

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

主動維護議員的尊嚴和角色，才是恰當的做法。議員應該知道甚麼時候做甚麼事；特首更應該知道甚麼時候不應該做甚麼事。

今天討論的絕對不是濫用權力的問題，而是如何維護立法會的制度，使本會可以有尊嚴、完整地繼續運作。

《基本法》清楚列明，議會須認真監督行政機關。

大家都希望有關梁振英的事，可以自此從香港歷史中淡出，不要再困擾香港人。我今天本來不想主動發言，但正如剛才陳克勤議員所說，有些事情我們迫不得已而為之，因此我們要提出這項彈劾議案。儘管彈劾議案可能不獲通過，但我們必須留下一個歷史紀錄，在日後向市民表明，我們絕不接受這種做法。我們希望這種干預方式，從此在立法會和行政機關之間消失。我謹此陳辭。

對於泛民議員提出的這項議案，我不太想批評他們浪費議會時間或為做而做，因為很多同事已作出這些批評。他們可以根據《議事規則》提出這項議案辯論，但這次彈劾明顯是一個偽命題。凡事總有其目的，而根據議案內容，這次彈劾的目的是要求梁振英因其瀆職問題辭職。可是，大家都知道，行政長官的任期只餘下22天。其實，這齣鬧劇已上演了1,804集，由梁振英在2012年7月1日上任起上演至今。

反對派經常批評特首上任後便沒有再帶一支筆、一本簿落區，指他說謊。他們又是否記得，他們每次在特首落區時是如何追擊他和衝擊會場，令他根本無法接觸市民或聆聽市民的意見？如果說行政長官瀆職和違反誓言，因而值得彈劾，那麼反對派同樣應因其種種行為而受到彈劾和譴責。常言道，用1隻手指指着別人時，另外4隻手指是指着自己。

泛民議員經常說，站在政治高地的人應比白紙更白。

前議員李卓人也被指收取捐款但沒有申報。

第一，他們沒有"找數"，說會自首，最後卻沒有自首，這是有失誠信。第二，他們作出了違法行為。當然，我們的檢察機構處理此事的效率甚低，有些案件至今還未進入司法程序。

事實上，很多市民都問我們為何不彈劾反對派。如果達得到，我們都很想彈劾這群瀆職和違反立法會誓言的議員。立法會誓言的其中一句是"盡忠職守，遵守法律"。

很可惜，現今的政治生態是"只問立場，不問是非"。

代理主席，我們經常說，香港現已步入民粹的困局。民粹主義的其中一個表象，就是要塑造一個敵人或稻草人。建構了這個非我族類的他者後，民粹主義者會對其進行對抗、抵制、排斥，以增加自己的民意。這個他者或對立面越強大或做的事情越壞，民粹主義者便可以為自己"集氣"，佔據更高的道德高地。這正是反對派過去的一種套路或策略。

反對派今次提出的議案，只是損人利己的政治鬧劇、政治"爛數"，市民已看厭了。要整個社會"埋單"，用立法會兩天時間進行討論，我認為並無任何實質意義。我不同意並會反對這項彈劾議案。

代理主席，我經常緊記我媽媽教導我的一句話："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意思很簡單，自己所做的事情，要向自己負責。如果要做一些偷偷摸摸，不正當的事，以為沒有人看到，其實是不行的。第一，要過得到自己那關；第二，作為公職人員，我們所做的事情一定會被人發現。因此，梁振英偷偷摸摸，通過周浩鼎議員修改立法會調查他收受UGL 5,000萬元的事宜的專責委員會的調查範圍。天網恢恢，沒有辦法，周浩鼎議員這名隊友將修訂版本原原本本交出來，幸好立法會同事亦把這事告知大家，因而揭發這事，可說是"天有眼"。我們在這階段提出彈劾議案，的確不會有實質效果，我稍後再解釋為何沒有實質效果。我們要說清楚，究竟在梁振英任期的最後階段提出彈劾的重要意義何在，以及實際牽涉的案情。首先，梁振英上任時，我們當然知道他曾經是戴德梁行的董事，但我們不清楚他在股票等方面的轇轕。

作為特首，香港所有大小事務，最後必然由他負責，尤其是牽涉任何公共政策和公共資源分配，甚至法例修改的事務。澳洲傳媒揭發，原來他在上任後仍然收取澳洲公司UGL 5,000萬元，原因是他有合約在身，而這份合約的有效期與他的特首任期是重疊的。

沒有，很清楚的是，他沒有向行政會議申報。

UGL給予特首直接金錢利益，而特首代表香港特區政府，即港鐵公司的最大股東，與UGL有直接生意來往。是否有機會構成利益衝突？表面證供已經成立，但特首認為沒有問題。

當然，保皇黨會保駕護航，投票時，民主派會落敗，拿他沒法。去年，我們要求成立專責委員會就UGL事件進行調查，但梁振英通過專責委員會副主席嘗試修改調查範圍。

任何一位有常理的人都會明白，梁振英嘗試阻礙專責委員會的調查範圍。

如果在法庭，他的行為是妨礙司法公正。這是普通常識，對嗎？

真是無耻便無敵，我在這個議會裏度過了大半人生，我現在才明白，何謂無耻。

換言之，梁振英在擔任特首期間，可能與UGL還有其他交易，而梁振英企圖修改調查範圍，正正是要把範圍縮窄至不會調查那些部分。很明顯，我相信一名小學生也會明白，現在發生甚麼事情。保皇黨還敢說我們厚顏無耻、無聊瑣碎、無風起浪、無中生有。他們竟然可以無耻到這種程度，真的沒有最無耻，只有更無耻。

這件事茲事體大，特首私通一名立法會議員，企圖干預立法會的調查工作。這是多麼重要的事，他立壞榜樣，這是非常差勁的案例。

主席，首先，我要回應建制派議員的一些發言內容，然後才會講述今次我為何支持這項議案。陸頌雄議員剛才說他計算過，這場鬧劇上演了千多天，即接近5年時間，因為還有20多天梁振英便會離任。

市民受夠了，真的很想休養生息，我亦很明白市民的想法。如非迫不得己，有誰會想在這20多天的時間，再次提起這個人？很可惜他卻陰魂不散，臨離開卻仍天天"搞事"，這才是令市民最痛心的。如果可以，我寧可把專注力放在安老事務上。近日又有長者因為抵受不住壓力，先殺死妻子再向警方自首。如果可以，我很想盡我每分力量去改善安老問題。港珠澳大橋醜聞不斷，日後也不知道是否安全，如果可以，我亦想集中火力處理這件事。我更想全力以赴推動墟市政策，因為表面上一項很小的政策，卻可以令社會上很多人受惠。然而，我不得不支持這項議案，因為梁振英沒有一天停止摧毀香港的核心價值，亦令議會尊嚴盡喪，我不得不在此為了立法會的尊嚴，支持這議案，真是沒有辦法。陸頌雄議員剛才說甚麼"擾擾攘攘，結果一樣"。沒錯，建制派議員壟斷了立法會的票數，每次投票表決，他們一定會勝利，但這是否"結果一樣"？在他們眼中可能是，因為他們想到的只有利益和權力，所以便認為結果一樣。

這個議會已變成"人人都是梁振英"，因為他們的文件由梁振英直接修改。

我們只要平實表述他做過的種種事端惡行，市民便已體會到他是一名惡魔。自梁振英上任以來，從未停止過文攻武鬥。

"大家是否知道市民有多憤怒？所以，迫不得己，即使我不想再談梁振英這個人，我也要代市民發聲，但如果可以，我寧可盡快開始討論六四的議案，我很想討論六四，亦很想討論安老事務，只可惜不行。有人經常指責我們對梁振英作出不公平的指控和懲罰，但對於一個完全濫權瀆職的人，說出他所犯的過失，是否叫做不公平？對一個濫權瀆職的人，對他提出彈劾議案，又有何問題？真正不公平的，是建制派議員文過飾非，把這件事說成是無聊瑣屑。

我剛進入議會時，曾有同事告訴我，建制派的質詢和發言很多時是由政府人員為他們撰寫，我聽到後也不大相信，但他們今天說我們指責行政長官直接修改議員的文件是"炒冷飯"，我便覺得這可能亦是事實，因為他們做得多，便認為輕鬆平常，其實他們每個人都是梁振英，所以有何特別、有何新鮮？我相信從他們的回應中，也可以看到這些痕跡，而這正正令到我們更加痛心。這場鬧劇上演了5年，究竟是否只是一場"口水戰"？我相信廣大市民心中有數。這5年來民不聊生，政府也許亦曾嘗試改善，但它所做的惡事更多，市民深惡痛絕，我們又怎能視若無睹？就UGL一事，最終究竟梁振英有否行為失當，我們不知道，所以便要調查。沒有人在此下結論，如果已下結論，還用調查嗎？

如果不是因為他是梁振英，是特首，日後更可能是太上王，周浩鼎議員會這樣做嗎？梁振英修改了甚麼？首先，我們要知道他為何如此害怕，因為他與UGL之間的協議並非如他經常強調的只是一份離職協議，離職協議為何不是跟戴德梁行簽訂而是跟UGL簽訂？但最明顯的是，這份協議包括了日後的一些服務，這是一份服務協議。

我們要調查協議的內容，無緣無故卻變成調查文件的真偽，而且只限於一份文件。事實上，很多同事說過，背後牽涉許多文件，那些文件才是最重要的。

財產申報和利益申報稍有不同，他偷換概念，轉移視線，確實厲害，單改數字，便可摧毀整個專責委員會的效率。

如果我們不正當地調查，正當地施以控訴，而是認為本議會往後所有建制派議員繼續覺得他們"天天都是梁振英，人人都是梁振英"仍可接受，我們還怎對得起香港市民？不錯，彈劾議案最終一定無法通過，但最低限度我們曾為市民道出他們的心聲，我們有把這個道理說清楚，告訴梁振英一伙香港市民不接受這件事，告訴即將上任的新特首，我們不會容許這種事情繼續下去。如果她真的所謂想和解，如果她真的想改善行政立法關係，便請她尊重議會，而不是把議會變成橡皮圖章，令議會尊嚴喪盡，這才是市民想見到的。主席，對於梁振英的罪行，我覺得沒有必要在此闡述，因為今次說來說去都是我們是否支持這項彈劾梁振英的議案。我說了這麼多，無非想告訴大家，不單我個人支持，當我走在街上，無論是知識分子、一般基層、不同職業及不同輩的人均告訴我，一定要為這項議案發言，一定要支持彈劾梁振英，姑勿論他的任期還剩多少，都不能讓他就此輕輕開脫，就像甚麼都沒有發生過。他會否受到懲罰，我們不知道，但我們要立此存照，香港人不接受他這類行為。我們一天在此，便要為香港人保住香港的核心價值。我謹此陳辭。

現在差不多來到中午時分，要說的觀點，很多同事已經說了，我不知道在座數位議員還有沒有打算發言。

我覺得建制派議員可能弄錯了甚麼。

比起所謂找對手，我認為民粹其中一個更大的特徵，就是將事情簡化，令大家開始不講道理，然後訴諸一種情緒。民粹政治往後是用來取代或民主政治。其實，當今世上哪個政權最懂得玩弄民粹？就是中國共產黨。一個不想開放政治權力的政黨，現在能夠訴諸甚麼？就是民粹政治。

所以，中國人民千萬不要跟香港人混在一起，因為混在一起就是支持搞分裂、搞"港獨"。這種政治語言在中國大陸很奏效，令很多人民覺得原來情況如此，真的很糟糕。共產黨更進一步說不要支持香港，所以，大家不要問中國為甚麼沒有民主，因為他們有更重要的任務，要築造他們的中國夢。在香港，民粹政治亦以差不多形式在不同議題出現。例如建制派同事經常提到的"假難民"；建制派同事又經常說，現時所有民主派均反對任何發展，以"拉布"手段阻止工程進行。這些都是簡化、失實和誤導公眾的說法，令民主沒有辦法落地生根的政治操作。建制派同事如果真的希望香港有民主，我們就要回到......

我們期望的民主政治，首要因素是甚麼？主席，就是開誠布公、資訊透明，然後大家進行辯論後作出決定。所以，關於梁振英的UGL事件，由東窗事發到立法會嘗試引用《立法會條例》進行有法定效力的調查，目標只是希望當中有資訊透明的過程。

殊不知，梁振英去到這個地步還要插手，跟周浩鼎議員串通。在整個過程中，完全是一步一步離開大家所公認民主政治應具備的質素，越走越遠。建制派同事如果能夠想清楚，追溯到源頭，再一步一步思考，他們便會看到，現時在香港是民粹蓋過民主。要將事情稍為扭轉，只有一個方法，就是要清楚地把犯錯的人的錯誤說出來。

擁有最大權力的人濫用本身的職份，與立法會議員私通，是"私通"，直接的意圖是影響立法會的調查工作。

其實，香港市民以至在中國的人民都知道，中國所謂打貪只可以打擊政敵，不會打擊自己人。如果真的會打擊自己人，請大家看看，在現時政治局常委中，哪個的親戚不是家財萬貫？在香港，同樣的現象已經出現。幸好立法會還可按照《基本法》走到最後這一步，還有第七十三條第九項賦予我們權力進行調查。

香港已經複製了中國面對高層貪腐的作風，即可以"動"下層的人，也可以"動"政敵，但最高位者卻不能"動"，甚至最高位者包攬的兄弟姊妹也無論如何不能"動"。

事到如今，已到了最後階段，我要說的道理是"紙包不住火"，人人都知道發生了甚麼事。現在要做的是讓犯錯的人承擔責任。究竟梁振英該當何罪？剛才廖長江議員引用美國的例子，我認為非常值得參考。主席，美國史上有兩次總統彈劾案，第二次是克林頓的彈劾案。

張達明律師提出的問題很清楚，我們提出問題的人都開誠布公，每次提問往往二三千字，但換來的回應只是："要解釋的已經解釋過了。

"主席，我們已用盡方法希望啟動調查，但都失敗。即使只啟動沒有法定效力的專責委員會，梁振英也透過私通來干預。那麼，他的罪行必定較克林頓更為嚴重，因為他不單說謊、隱瞞本會、刻意干預立法會運作，並串通、隱瞞、說謊來掩飾，其罪行一定較克林頓大千千萬萬倍。

主席，我發言支持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九項動議彈劾特首梁振英，我亦是參與聯署的議員。這兩天聽到包括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在內的官員及建制派議員的發言，都反對彈劾議案。我想先就司長及建制派提出的論點作出一些回應，然後談談為何我支持彈劾議案。

他強調彈劾程序是非常嚴肅的事情，除非有充分理據證明行政長官行為違法或瀆職，否則不應動輒把彈劾議案當作政治工具。他更表示沒有足夠理據，故此促請我們否決此議案。

我記憶中是1次也沒有。我最近協助民主黨開設街站賣獎券籌款，正如剛才議員所說，有市民跑過來對我們說，一定不可以放過梁振英，即使他快將下台或已經下台，都要繼續追查UGL事件。張建宗司長又指梁振英作為當事人，有權要求專責委員會的研究範圍要全面公正而準確，以及盡快完成研究。我們的彈劾議案不是討論梁振英是否有權就調查範圍向專責委員會表達意見，這不是彈劾議案的內容，我們討論的是他有否正確地用恰當的渠道表達意見。

但是，司長刻意迴避了也這問題。我很明白張建宗作為司長，上司就是梁振英。由於梁振英還未下台，仍然是特首，核心問題碰不得，"老虎的屁股摸不得"。張建宗司長為官30年，可能都懂得怎樣"走位"，所以今時今日才可以擔任司長，亦可能可以過渡至下屆政府繼續擔任政務司司長，這是典型技術官僚一種懂得"走位"的心態。

如果張司長能過渡至下任政府，亦順利在下任政府擔任司長一職，我不知屆時有了新的上司後，他的立場會否有少許變化。然而，如果他告訴我，他擔任這個職位就很難說良心話，亦很難分辨是非、明辨黑白對錯，我就不知他怎能與下任特首一起領導16萬名公務員。是否已經不能夠再討論是非對錯？

既然"老虎屁股摸不得"，核心問題就不能夠正視及討論，司長接着在發言中便指出在行政長官領導之下，今屆政府過去5年做了甚麼好事。我們此項辯論的彈劾焦點，不是評論梁振英有否領導特區政府做了甚麼好事或不好的事，所以，他的發言亦沒有針對28位議員提出的彈劾議案，作出公正的論述。談到建制派議員，他們最低限度提出了4項論據。第一，時間問題。梁振英已經時日無多，本來根據他個人的意願，當然很想連任，但如果他真的好像張建宗司長說的如此英明神武、為香港做了許多好事，又領導政府做了值得讚賞的好事，他理應可以根據《基本法》擔任兩任特首。為何最後要煞停？是否真的為了他女兒的問題？

梁振英的任期已經時日無多，只剩下22天，我們啟動彈劾議案，然後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九項所訂，由不少於四分之一的立法會議員聯合動議議案，其實10多位議員已足夠。

其實，《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九項提到立法會的彈劾權時，沒有列明在行政長官的任期尚餘只有不足1個月時便不准動議這彈劾議案。因此，即使他明天便要下台，今天仍可以提出這彈劾議案，所以我們不認為這是多餘的舉動。有建制派議員質疑民主派議員濫用這項條文訂明的彈劾機制，說我們其實不需要引用這條文，大可以找稅務局或廉政公署進行調查，為何要在立法會進行調查？當然，我也知道應已有人向稅務局和廉署舉報，但問題是廉署開立檔案調查梁振英，我不知道調查進度如何，大概是正進行調查，其間我們已看到廉署最高層人員下台，這就是李寶蘭事件。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稅務局和廉署跟張建宗一樣，老闆都是梁振英，就是被調查的對象。因此，只要梁振英一天未下台，可能很難認真進行調查。

這是一個很可悲的情況。一些建制派議員及張建宗司長說，我們現在啟動彈劾程序，其實沒有具體證據、理據或事實根據，明顯地顯示梁振英作為行政長官有嚴重違法或瀆職行為。其實，究竟是有證據還是沒有證據？

我出任議員已有5年，我們真的不會經常引用彈劾這條文，如果沒有證據，我們真的不會亂來，我們也要向市民負責。但是，今次立法會成立的"調查梁振英先生與澳洲企業UGL Limited所訂協議的事宜專責委員會"剛開始進行調查，便出現了周浩鼎議員事件和梁振英事件。

這合謀行動是欺詐行動，而梁振英不恰當地繞過專責委員會，不是直接向專責委員會表達意見，而是透過副主席繞過專責委員會作出修訂，企圖改變調查的方向，模糊焦點，這便是嚴重的瀆職行為。
代理主席，我剛才聽到黃碧雲議員慷慨陳詞。她發言開始時便說，成立調查委員會是為調查特首在事件中做得是否恰當。

我並非不相信他，但我也認為他做得不恰當，因為這關乎政治觀感的問題。我經常也勸他，做事要小心，要顧及公眾的觀感，因為我們是建制派。

此外，她還提及新聞自由。早前黎智英恐嚇記者，她有沒有譴責？

我甚至多次提到，有人經常把立法會當作一個法庭，甚至是調查機構，但議員其實沒有這權力，立法會只是一個政治宣傳的機關。我認同李國麟議員及朱凱廸議員所說，所有政治問題，一定會有對手。李國麟議員亦說，這是一場政治遊戲，如果抓到對手把柄，一定會窮追猛打，我也同意。

我希望盡量避免使用惡毒詞語。我希望未來成立任何專責委員會時，議員不要有既定立場，覺得特首一定有罪。對我來說，梁振英與我非親非故，甚至有人認為我是"梁粉"，我很坦白說我不是"梁粉"，他做得對，我支持，他做得錯，我便反對。但是，對於今次特首選舉，其實我希望梁振英連任，因為做事的人一定會得罪很多不同利益群體，要獲得全部人認同，根本不可能。所以，我希望香港社會能多些包容和理解，如果他有錯，可以批評他，但不用置他於死地。

代理主席，我本來不想發言，因為身邊有很多人勸我不要發言。他們說，梁振英即將"落莊"，替他說話沒甚麼好處，只會招來萬箭穿心，被網上很多文字打手"圍插"。

中國古語有云："君子不立危牆之下。"這個年頭，不單"君子不立危牆之下"，連"淑女也不立危牆之下"。說回今次的彈劾鬧劇。其實，大家都知道這是一場政治鬧劇。為何我稱它為彈劾鬧劇？

彈劾程序未能完成，便要終止。所以，這項彈劾本身完全達不到任何有用的目的，只是讓反對派議員有最後機會搭建一個平台斥責梁振英，把他罵得狗血淋頭，對他侮辱一番。如果為了這種目的，反對派議員便把自己說得如何偉大、如何正確，並無限上綱地"吹大"這件事，我認為沒有必要。

梁耀忠議員昨天發言時很誠實，他說這次彈劾其實是給傳媒一個機會。

事實上，如果我們有勇氣走出來就這件事說句公道話，我們不但會面對網上文字打手的圍攻，更有部分傳媒會以一些很巧妙的方式配合，向我們施壓。代理主席，昨天上午，我突然收到一名自稱港台"議事論事"節目記者傳來的短訊，要求我就《防止賄賂條例》第3及8條應否規管行政長官表態。

這種配合是否過於着跡？代理主席，我說到這裏便算，因為我再說下去，或會被指干涉言論自由，我這種小人物擔當不起。但是，老實說，有些事，公道自在人心，要說的始終要說出來。現在談談今次彈劾的理據。很多反對派議員在闡述彈劾理由時，都提到梁振英在UGL事件中收了錢，涉嫌受賄或不適當地收錢，諸如此類。但是，正如我們很多同事都指出，UGL事件是在數年前發生的，如果還有下文，一切應已曝光，為何冷飯炒完又再炒，炒到今時今日，去到最後機會，仍要"擺他上檯"，"插"他一番？UGL事件究竟有甚麼問題，我認為莫乃光議員昨天說得公平，應留待執法機構和法庭判定，而不是在立法會這個"政治醬缸"、這個"泥漿鬥獸摔角場"搞一輪便可得出結果。他們提出的另一個彈劾理由，是梁振英干預調查UGL事件專責委員會的調查範圍。大家要搞清楚，梁振英修改的並非調查範圍，而是調查範圍的建議。那還未成為調查範圍，只是一項建議。

但是，正如我剛才所說，這並非修改調查範圍，而是修改調查範圍的建議，這項建議須經專責委員會討論和通過，才能成為調查範圍。在專責委員會作出決定前，這只是一項建議。修改一項建議有甚麼大不了？

林卓廷議員更說這是香港開埠以來最嚴重的干預立法會事件。我想提醒林議員，也許他年紀太輕，不懂歷史，以前的立法局是由港英政府委任議員，由港督兼任主席，港督不用干預立法局，而是控制立法局。你將這件事無限擴大，有好處嗎？

正如梁國雄議員，我不認為他現在有罪，因為最後是由法庭判決的。這足以證明他有問題嗎？我們不應未審先判。今天反對派議員在立法會所做的事就是未審先判。如果未審先判，調查UGL事件專責委員會還有存在價值嗎？代理主席，這正是我一直主張解散專責委員會重選的原因之一。

再者，梁繼昌議員有明顯的角色衝突，卻在泛民包庇下堅拒退出這個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百孔千瘡，繼續工作下去還有意義嗎？

這種政治"大龍鳳"，我認為在立法會上演得太多了。在梁振英離開前夕，反對派仍要搭建一個平台來羞辱他、攻擊他。從政治上來說，他們可能感到很"過癮"，但這樣做對香港有益嗎？他們很多時只說出部分而非全部真相，誤導香港市民，對整個香港社會有益嗎？代理主席，我在今天的發言中說了一些心底話，可能之後會被人圍攻，但也沒有辦法，因為總要有人站出來表達意見。工聯會反對今次的彈劾。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代理主席，我想告訴黃國健議員，他說得非常有道理。

代理主席，大家也看到，這次根本是一場"大龍鳳"，可以說是反對派加上"無間道"的交響樂大合奏。在事件曝光後，反對派立即在傳媒前咬牙切齒地大聲譴責，而另一批人則儼如天使般，正義凜然地說要向廉政公署舉報，還有一批人來到立法會譴責特首梁振英及周浩鼎議員。

我真的有理由懷疑這兩天的辯論，立法會是否在進行一項未經正式申報的辯論比賽，其中的優勝者將可贏得一大筆獎金或獎品？

大家也知道，自梁特首上任5年以來，反對派已先後在立法會提出8次議案，並一共花了超過100小時進行討論，而所用的理由包括譴責、不信任或彈劾等，要求他下台或辭職。

例如，特首上任不久已因家中花園的花棚問題，被反對派在2012年12月12日要求對其投不信任票。在2012年12月19日，李卓人又動議調查有關花棚的問題。其後，梁國雄議員在2013年1月9日再就花棚問題彈劾梁振英。

究竟反對派與特首有些甚麼深仇大恨？

大家是否記得，在上星期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曾有議員懷疑他離開廉署的原因，於是他很生氣地說，廉署是他非常尊重的機構。既然他這麼尊重廉署，便要相信廉署的決定，對嗎？

代理主席，如果有證據的話，我相信毛議員早已把證據交給澳洲國會議員。現已過了兩年多，他們交過些甚麼？

只要你沒有收取黑金便沒有問題，對嗎？剛才鍾國斌議員提到，這兩天浪費了很多時間卻毫無結果......

還有3星期，新一屆政府便會上任，而到了7月中，會期亦告完結......代理主席，我們希望大家保留精力，集中多做些有益民生的事......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以下時間，請容許我簡單地反駁一下其他議員的論點。首先，是陳克勤議員，他剛才引用《菜根譚》的說話批評本會有議員引用《道德經》，雖然陳議員並沒有指名道姓，但我相信他說的應該是我。代理主席，我承認研習古籍從不是我的強項，不過我看到這一句話，希望讓香港的從政者引以為戒："心地乾淨方可讀書學古"，當然是要提醒我們，心地不好，引用古書只會變成護短，不知道這句話又是否道中了建制派的情況？因為過去一天半的時間，大量建制派議員在這裏為梁振英、為周浩鼎議員護短。我想再藉此機會，引用《菜根譚》的另一句話提醒陳議員："惡忌陰，善忌陽，故惡之顯者禍淺，而隱者禍深"，這句話的意思很簡單，我們做人做事不應隱惡揚善，否則禍患甚深。今次事件，我們看到"周梁"私通已是不爭的事實，我們同時亦看到，建制派議員群起為他們塗脂抹粉，繼續護短，如此隱惡揚善，真是後患無窮......

多謝陳議員如此關心我所使用的發言時間。代理主席，我想繼續借此機會再回應陳議員的"無謂論"。他問特首的道德操守是否重要？因為他說我們今次的辯論十分無謂，代理主席，我想指出，如果真的無謂，是否代表我們對於特區最高首長的道德操守標準，可以如此寬鬆地看待？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剛才再次把這一屆政府，特別是行政長官梁振英的功績再次朗讀，這與他昨天早上的回應是同一邏輯、同一方向。不過，比較有趣的是，首先，司長所說的是否都是事情？這一屆政府是否真的建樹良多？

代理主席，我相信極有可能連任成為下一屆政務司司長的張建宗並不是這樣想，我也希望這並不是他的本意，因為如果這是他的本意，才是令人憂慮的地方。代理主席，你昨天發言時說，我們民主派發動政治鬥爭"倒梁"。我希望指出，這是一個倒果為因的說法，如果不是梁振英一開始在多宗事件上出現嚴重的誠信問題，我們又怎會有機會針對其種種惡行，提出不信任、甚至是彈劾議案？我也希望借此機會問一問，究竟建制派同事真是"盲撐"梁振英，還是有口難言？當然，他的任期只餘下20多天，建制派同事也無須忍耐太久。代理主席，你昨天發言時又提及，周浩鼎議員唯一的錯誤，便是太過"梁粉"，不懂得向梁振英"say no"。關於周浩鼎議員，我會留待下個辯論環節有機會時再陳述，但有一點我希望能夠指出，我非常慶幸代理主席昨天以議員身份發言時，仍能說出正確的一點，便是你最少會說這是一個錯誤，最少你願意說他太過"梁粉"、不夠膽"say no"。不過，有一個邏輯問題，我想在此跟大家討論一下。代理主席認為周浩鼎議員應該"say no"是建基於甚麼原因？

不過，我相信你本意必然是認為私通是錯的，任何人建議自己跟對方私通，也應該向他說不，我相信這才是正確的處理辦法。代理主席，我必須在此清晰指出，行政長官梁振英今次跟周浩鼎議員合謀，試圖干預專責委員會調查他收受UGL 400萬英鎊的事宜，無論梁振英或保皇黨如何辯解，梁振英試圖干預、妨礙和影響專責委員會調查方向的意圖已經非常明顯，而這種做法，不論是梁振英作為受查人，還是作為行政長官，也是嚴重失當的行為。在個人層面，作為受查人，他干預調查工作的做法，根據刑事程序，已足以構成妨礙司法公正，屬於刑事罪行。在憲制層面，作為行政長官，他收取私利，並越界企圖干預、影響立法機關的調查工作，便是違反《基本法》規定的廉潔奉公、盡忠職守的憲制責任。單是這兩項罪名，已足以構成彈劾梁振英的理據，我也希望以這論點，回應剛才大部分建制派議員指沒有足夠理據彈劾梁振英的說法。代理主席，請容許我不厭其煩地重申，今次的彈劾議案，最重要的意義並非要令梁振英難堪，而是令本會議員及社會大眾認真而嚴肅地認識到，立法會作為一個監察機關的尊嚴不容侵犯，因為這個權力一旦被侵犯、削弱，甚至妥協，行政機關便會被縱容，暴政亦會因此而生。所以，代理主席，對正義沉默，便是對罪惡縱容。香港再承受不起姑息暴政的惡果，正正因為這個原因，我希望在席所有議員今天能夠投下贊成票，彈劾梁振英。我謹此陳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楊岳橋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根據《議事規則》第49B條，就譴責周浩鼎議員而動議的議案。
主席，我通過動議......該說我動議通過，我也希望會通過。

這只是佛洛伊德式說漏咀，我真的希望議案可以獲得通過。

我們要譴責周浩鼎議員行為不檢及違反誓言，但有人說，違反誓言沒有需要被譴責；他真的違反了誓言，我稍後會為大家細說從頭。我們除了譴責他外，最終是要取消他的議員資格。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議員很坦白地說：周浩鼎議員是議會新丁，經驗不足，所以沒有向梁振英"say no"——她這樣說不對——周浩鼎議員沒有指出44項修訂出自梁振英的手筆。這些正是我們要成立調查委員會去調查的事。

指責他沒有分析力、沒有常識、零承擔及沒有公信力等說話只是批評。

我們唯一想到的是，這是"接近權力的亢奮"；第二，可能向梁振英"say yes"會有好處和着數；第三，周浩鼎議員這個人識見有限——我不是說"見識"，而是說"識見"——所以他很樂意出賣誠信。當然，以上都是揣測，我們不知道這個常人常理的推測多少是真、多少是假，所以，應該成立調查委員會，讓大家討論清楚。醜聞爆發至今，周浩鼎議員有的是時間，他可以走出來說清楚。

當時他在一個公開場合出現，李怡看到一眾人士"接近權力的亢奮"。

這是可以爭論的事，問題是，他作為平機會委員，卻曾經拉大隊、呼朋喚友到平機會總部反對同志婚姻。

有人說，這事不涉及利益，只是他的個人表達。但他呼朋喚友拉大隊，當中多少人是他的選民，又有否涉及政治利益？

《基本法》說明政府須向立法會負責，可能他看錯了，以為是立法會須向政府負責。政府須向立法會負責，便等同行政長官須向立法會負責，但他卻倒過來，可能因為他想到《基本法》提到北京在有需要時可以就有關事情指令特首，於是想到梁振英現時指示他，可能因為北京指示特首再指示他，說不定這是太上皇的指示。雖然山高，但皇帝原來不太遠，真是與有榮焉，說不定還會有些延後利益，會否黃袍加身？

現在我們要譴責周浩鼎議員，最終要取消他的議員資格，這個理由不適用了吧？沒有時間限制了吧？除非周浩鼎議員引咎辭職，這樣便大家happy，不用再討論下去。

他的確有錯，做得不夠好，但他沒有道歉，亦沒有說這完全傷害立法會的聲譽。

石禮謙議員很講道理，但他就彈劾梁振英的議案發言時說，這件事是"不堪、難看、荒天下之大謬，但罪不至死"。

沒有人想別人死，我們一點都不血腥，但他們說譴責沒有所謂，要取消議員資格的話，是否太誇張，太過分？

李慧琼議員勸周浩鼎議員，做得不好便要承認，而且不要氣餒。最奇怪的是，究竟民建聯包括李慧琼議員事前是否知悉這宗醜聞？我曾在公開場合窮追猛打追問譚耀宗，但他沒有回答。

他們罵得很兇狠，好像要以血滴子取人首級一樣。我們譴責周浩鼎議員的議案，我們希望能夠成立調查委員會，調查應該要調查的事。我相信全部泛民同事都會支持，希望建制派不要為了一個嘍囉而自失身份。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毛孟靜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按照《議事規則》第49B條，辯論中止待續，議案所述的事宜交付調查委員會處理。

主席，今年是六四28周年，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毋忘六四，平反八九民運。主席，在過去28年，民主派議員都會在每年的6月4日之前或接近6月4日時，提出平反六四或平反八九民運的議案辯論。但是，很可惜，在過去3年，我們都無法配合議會的時間和辯論的節奏，可以在6月4日前就平反六四進行辯論。在剛過去的六四晚上，我出席了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的燭光悼念晚會。今年不單是六四事件28周年，也是李旺陽逝世5周年。在星期二晚上，我也出席了香港職工會聯盟在天星碼頭舉行關於悼念李旺陽被自殺5周年的燭光晚會。究竟李旺陽和我們今天所說的平反六四的議案有何關係？大家應該知道，李旺陽當時是湖南邵陽市的一名工人，在湖南的一名工人為何最後會被自殺？其實，這場1989年的愛國民主運動，是在1989年4月開始的。當時北京高等院校學生因為胡耀邦逝世而在天安門廣場聚集，議論國事，談到國家的前途，改革開放後面對的處境等。

這場運動的發展經歷共兩個月時間，由北京的一場運動，擴展至全國200多、300多個城市，包括香港。當時香港仍未回歸，很多人透過電視和各種信息，知道北京發生了這場浩瀚的民主運動，而發起運動的是北京的高校學生。當年，香港也有很多人關注，曾有3次有超過100萬人上街，也有很多人在8號風球懸掛時冒着風雨走出來。最後，這場愛國民主運動受到暴力鎮壓，解放軍駕着坦克車進城，出動的並非北京原來的部隊，而是從其他城市調派過來。不太知情的部隊，在一些元老級人士的指示下，以武力方式進入天安門廣場。最後，我們知道有不少學生、工人和一般市民，因為要抵擋坦克車進入天安門廣場而犧牲。在湖南邵陽市的李旺陽與香港市民一樣，知道北京發生的事情，他了解事情後返回自己的家鄉邵陽市，聲援這場北京學運。但是，我們知道這場運動受到武力鎮壓，之後還進行全國肅清，搜捕支援民運的人士，逮捕他們入獄。當中有很多是工人，也有學生和平民百姓。經過28年，中央政府沒有進行全面調查，沒有向死難者家屬作出任何賠償，也沒有說過一句公道說話。中央政府不想再提及六四事件，很多參與民運的人士都被捕入獄。李旺陽曾兩次坐牢，前後坐牢20年，出獄後他談到他在獄中受到不人道的對待。一個人可以忍受20年牢獄，被困在好像飼養動物般細小的籠中，不見天日20年，以致雙目失明，雙耳失聰，牙齒脫落，其後獲釋。一個能夠堅持20年牢獄和折磨出來的人，會否在醫院被軟禁時自殺？這事至今也是不明不白。當天和他同房的人失了蹤，在人間蒸發，不敢出來說話，但聽聞這人有錢建了大屋。我們看到的是正義不獲伸張，我們看到的是愛國運動被抹黑成為動亂。當1989年民主運動剛在中國發生時，中國政府初時透過黨報說這是一場反革命暴亂，又或以"動亂"來形容。當六四事件鎮壓平亂後，中國政府又稱這是一場六四風波。

如果我們上網搜查或閱讀國內的文件或書籍，會得知當局以"1989年春夏之交的一場政治風波"來形容1989年在北京及全國發生的一場民主運動。

為何我們要重提毋忘六四及平反八九民運？

不過，很可惜，他們的愛國心、中國情、對民主的夢想受到很暴力的打遏。在這28年間，很多人失去了性命，包括李旺陽。有人說他是"被自殺"，但他其實是"被謀殺"，整件事至今亦沒有進行調查。很多死難者的家屬想拜祭因為六四事件而離世的家人，但墳前安裝了攝錄機拍攝誰人前來拜祭，要追究他們。這樣的中國情景令我們覺得很困擾。

學生在1989年提出的訴求，都有提及民主和政制改革，但他們亦關心中國的貪腐、官方倒賣及物價高漲的問題，也認為教育需要改革，但他們的資源不足。他們要求民主及與政府對話，但如此卑微的訴求，最後都被詮釋為一場動亂。

雖然近年慢慢聽到有部分年青人想與中國切割，很想集中關於本土的事情。其實，大家都很關心本土的議題，在香港，無論是食水安全、食物安全、反圍標、動物權益、港珠澳大橋的問題、教育改革，都是我們很關心的議題，但在中國發生的事情是否與我們完全無關？我認為不是，尤其是大家都要支持《基本法》，當中的第一條是這樣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當年香港有100萬人上街3次，因為電視直播國內發生的事情，大家很清楚學生的運動從來不是動亂，只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推動中國的民主改革，但我們看到的是，鄧、李、楊最後糟塌了這群學生的愛國心，並且用暴力結束了這場運動。然而，用暴力停止了八九民運，是否等於大家就要忘記？中國今時今日還未有民主。至於香港的民主發展，我們亦看不到何時才可以落實雙普選。《基本法》訂明香港可以普選行政長官及全體立法會議員，但今時今日仍然未能落實。所以，我很希望大家記得為中國民主運動犧牲的烈士和李旺陽5年前說過的話。當別人問李旺陽會否後悔當年支持民運而兩度身陷牢獄，飽受折磨？他的答案是"我不後悔，即使把我的頭顱砍下來，我都不會回頭，堅決支持這場運動"。主席，今天再回看香港的民主運動，我們都遇到很多挫折，但我們受的苦遠遠不及李旺陽所受的。我很希望各位議員一起參與今天的辯論，亦希望電視熒幕前的市民可以一起思考，中國民主化究竟對中國有甚麼意義？"中國夢"是否只可以是一個經濟夢，而不可以是一個民主夢？香港能否受到鼓舞，繼續忍受各種壓力，為香港及中國的民主前途而努力？主席，我稍後再作總結發言，請大家支持議案。

我們看着學生最初在1989年4月悼念胡耀邦，對當時中共的貪腐、官倒、民不聊生，作出最嚴厲的指控。在天安門廣場的集會，慢慢由北京發展到全中國，由學生發展到工人運動，然後演變為一場全中國人的運動。八九六四是中國民主運動的分水嶺。在八九屠殺前，"四人幫"結束後，當時中共中央的高層，包括鄧小平，其實曾得利於當時曇花一現的民主運動。大家也許記得西單民主牆。

但是，很可惜，八九六四沒有令中國變得更民主，沒有令中共寫在憲法中的所有公民權利得以落實，最終以大屠殺收場。每當大陸領導人批評日本侵華時，一定會說日本這個不要得的國家或民族，是不會尊重歷史的。南京大屠殺，死了數十萬人。侵華的史實，被日本教科書篡改為進入中國。然而，中國共產黨又好到哪裏？八九六四屠城，並非只有香港人看到。當時全世界的人得利於剛剛發展的全球新聞聯播——我相信大家還記得CNN的直播——都看到那些死去及嚴重受傷的人，被木頭車載到北京各大醫院。我看到一些北京的醫生穿着白袍、滿身是血從醫院走出來，哭訴救不到學生及他們身邊的所有人。我們看到，"天安門母親"這28年來，為了死去的家人，不斷提出控訴，要求平反六四，要求中共承認責任。二十八年過去，中國變得更財大氣粗。

但是，就我們所見，國際社會是否很尊重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一個政府若不尊重歷史，不從歷史汲取任何教訓，不尊重其人民，不為在28年前死去、我們視為愛國的人士作出道歉，其國家或民族是不會有前途的。歷史告訴我們，一個國家或民族唯有懂得從錯誤中承認責任並從此改過，這個國家或民族才有機會得以向前。今天的中國，只是自稱大國而已。習近平曾出訪世界多國，包括一些看來與中國很友好的西方國家；當習近平一離開，這些國家便表示希望中國尊重人權，停止打壓異見人士。從兩年前的"七零九大抓捕"，我們便看到習近平政府如何回應外國的呼籲。中共不但沒有放鬆對所有維權人士的打壓，沒有給予他們在憲法上的權利，反而打壓得更厲害。更甚者，任何人隨便在微信或微博發放一張無關痛癢的圖片，表示支持香港的雨傘運動，都可能被監禁數年。今年的六四集會在不穩定的天氣舉行下，仍有11萬名香港人出席。在中國大陸，這是做不到的。其他地方的中國人，都紛紛與中國割席。你問問台灣人，他們會說自己與中國一點關係也沒有。

誠然，今年有些年輕人表達了其他聲音，不過，我想對這些年輕人說一句話：你不一定要是中國人才能認清這段歷史，人是有良知的。有良知的人看到有人用槍、用炮、用坦克殺死手無寸鐵的年輕人，會一點感覺也沒有嗎？二十八年前的六四死了接近1萬人，能不令香港人反思嗎？我們今天的民主運動，其實是啟蒙自八九六四。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但是，以我一把年紀，事實的確是這樣。當時，我是全職記者，清楚記得這一役，在倉促購買機票飛往北京的4小時內，腦海裏只有一首我早前學會唱的共產黨的歌，叫"我的祖國"，歌詞的首句是，"一條大河波浪寬"，非常有華人傳統。

我們當年的感覺是基於當時的時代氣氛和思潮，當時是1989年，而主權移交是1997年，仍有一段時間。現在回顧過去，可以說香港人太天真、太傻，但絕大部分人真的相信民主回歸。我仍然一直擔任全職記者，歷史已證明，殖民主義不可能是好東西。

我父母一代來香港，只是打算暫時寄人籬下。

這一種中國人的感情現在是不是煙消雲散呢？不至於百分之百。

當時不斷提到的4個字是"血濃於水"，而很多人真的認同這說法，將20元、100元、500元的紙幣投入捐款箱。今年是2017年，我們說的只不過是9年前的事。

這9年發生了甚麼事，令現在的年輕人對中國人這個身份這麼反感？

香港這麼多年來悼念六四，口號是悼念死難同胞，現在的年輕人覺得，有好處時便說大家是同胞，沒有好處時便被批評不愛國，或者在大學校園內，大陸生被視為國際生。將大陸生視為國際生，似乎是在大學校園內搞港獨。國際應該涉及國與國，大陸生為甚麼是國際生，不是同胞嗎？另一句六四的口號，大家應該耳熟能詳，即"建設民主中國"。但是，亦有年輕人說，喊了28年，難以再接受這口號。

當然，不可以把甚麼問題都推到年輕人身上，六四燭光晚會當晚多的是年輕人。

我們每天都行禮如儀，梳洗刷牙，在這裏開會。

我們認為最重要的先決條件有3個：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開放黨禁；三是實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權利很多，但目前全國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會結社的自由，是言論出版的自由。人民的住宅隨時可受非法搜查，人民的身體隨時可被非法逮捕，被秘密刑訊，被秘密處死，或被強迫集訓，人民集會結社的自由是被禁止，人民的言論出版受着極端的限制和檢查，這如何能保障人民有討論憲政發表主張的自由呢？"主席，以上一段話看來好像是現時爭取自由民主的人士所發表的言論，但其實這是周恩來先生擔任總理之前，在1944年3月12日延安各界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19周年大會上發表，名為"人民真有發言權的國家才是真民國"的演辭。

在現時這個時代背景之下，我們或許不相信昔日中國共產黨曾經向人民展示如此民主和開明的一面。

"其實，這兩段說話很相似；中國開國領導人和六四學生在要求政府反貪污、反專制，要求政府落實真正自由和民主等訴求，其實分別不太大。

堅持平反六四，毋忘六四，有兩個重要意義。第一個重要意義在於展示我們香港人作為公民——無論是中國公民或世界公民——對於過往歷史的尊重，對於基本人權的尊重，對於基本普世價值的尊重。當年北京學生和北京市民爭取民主的決心和犧牲，仍然歷歷在目，這不是我們作為人類、作為國際公民社會一分子、作為中國公民一分子可以忘記。第二個重要意義在於除了回顧歷史外，我們要認清楚這場運動、這段悲痛歷史為我們帶來甚麼經驗和教訓，我們要如何面對未來的挑戰。我們需要警惕，一個政府，無論它有甚麼良好意願，在缺乏權力制衡之下，仍可任意、肆意地行使其權力；在沒有制衡和制約之下，任何美麗承諾皆是謊言。人民的自由和基本權利應該得到保障，這便是八九民運這段歷史帶給我們的啟示，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前，開國領導人對全中國人民的承諾。我支持黃碧雲議員今天的議案。主席，我謹此陳辭。

在1989年，中國神州大地開展了一場波瀾壯闊的民主運動，到了6月4日，以血腥鎮壓收場。這一場民主運動揭露了中共政權最野蠻的一面。我記得當天我在外國一邊看電視，一邊與同學討論整場民主運動的走向。

當時，我覺得中國有數百萬名解放軍，有整個大西北，我預期會出現大規模拘捕和白色恐怖，但真的沒有想過人民解放軍將槍和武器對準人民，射殺手無寸鐵的學生和老百姓。人民解放軍殺害人民，絕對是中共奪取政權70年來不能抹去的污點。過去20多年，中共不斷以各種思想、言論審查，阻止人民了解這場運動的真相，阻止人民明白當天政權犯下的血案，封鎖人民解放軍血洗天安門的資訊。中共通過教學，令年青一輩逐漸淡忘六四血案。在這個背景之下，香港市民參與六四愛國民主運動紀念更為重要，因為我們要令民主運動面對的血腥鎮壓在香港仍得以展示、記錄、記憶。二十八年來，中共成功地將六四血案的歷史在神州大地淡化，今天很多調查研究顯示，國內人民都已不清楚當天發生了甚麼事。中共政權用盡各種手段令人民忘記其滿手血腥的惡行，令民族忘記歷史，但偏偏這個國家今天正重蹈當天貪腐的覆轍，而且更加變本加厲。

香港人堅持了28年追究屠城責任，本着良心和道德力量堅持為死難同胞討回公道。我們的堅持，是要令中共要人民忘記中共專權滿手血腥滔天罪行的企圖，最終以失敗告終。

有人問我們堅持有何用？如果大家覺得我們追究屠城責任，對中國而言並不重要，且看看為何每年六四前後，中共政權要加強監管，要阻止天安門母親在天安門附近為其死難親人立碑悼念。如果它視之如無物，為何不讓人民在網上看到與六四相關的資訊和資料，讓人民都可以看到中共政權當天所犯的罪行？香港是一國之內唯一可以自由地記錄、記憶、悼念六四血案的地方，也基於這原因，令中共永遠都要明白，追究其當天滿手血腥屠城責任一事，定會有人前仆後繼堅持下去。香港在這28年來，在每年燃點起蠟燭，憑着這一點燭光，繼續為死難者追究屠城責任。唯有我們堅持下去，才有可能令中共政權面對六四血案責任，承擔屠城責任，也唯有如此，國家的制度發展才能坦誠面向人民。人類文明的前進，必須以史為鑒。

但是，在兩制之下的香港，我們有一個很大的責任。有人覺得這是一個枷鎖，但我們既然生活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便要以最大的道德、良知感召的力量，迫使中共以史為鑒，並且還死難同胞一個公道。唯有如此，我們在一國之內的政治制度建設，兩制之下的香港的民主政制發展才有實現的一天。因此，堅持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

二十八年，人生有多少事情可以讓一個人堅持28年？1989年6月4日，我當時在美國剛剛投身社會不足兩年，忙着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對於社會、政治、國家和香港的事務都不大關心。不過，當我在電視上看到六四屠城時，便停下了手上的工作，並開始關注和支援民運。六四改變了我的一生。每一代人總有一些事情會改變其一生，亦可能有啟蒙他們的事。對於香港人甚至部分中國人，特別是香港人，早一代的事情可能是釣魚台事件，到了我這一代便是六四，而較年輕的一代則可能是七一、"國教"或雨傘運動。

時至今天，很多身在外國的香港人依然這樣做。在六四一事上，香港人一直擔當一個特別的角色。每年有最多人參與的悼念活動在維園舉行，28年如是，而香港學生早在28年前已上京支援。一些較年輕或未有經歷"八九六四"的年輕人可能會問，此事與香港人何干？首先，只有香港人才可以自由說出良心說話，而這當然也要有人選擇說出良心說話。多年來，特別是回歸前後，香港人面對很多不公平的事，不公義和不公平的事情從未間斷，特別是在回歸後。二十年來，我們仍然沒有真民主，於是有人以為現時就像溫水煮蛙般，這一代年輕人已經沒有希望，他們都已經被政權"洗腦"。可是，雨傘運動甚至之前的國教運動卻顯示情況並不是這樣。這令我想起一位我很尊敬的前輩對我說的一番話，他說要對香港人有信心，到了關鍵時刻，他們便會站起來。我覺得今天的年輕人與28年前我們那一代的年輕人，在本質上並沒有太大分別，只是他們在回歸後的20年來，每當看到香港的不公義，以及北京政權為香港所帶來的不公義，便失去耐性，希望想出一些新方法來面對，這是可以理解的。不過，我相信只要有一天，當關鍵時刻真正出現，面對強權、極權、殺人的政權及種種的不公義時，每一代的香港人都會團結地站起來。不過，現時最難處理的，是一群只顧眼前利益，不顧做人的基本良知對錯的人，而這些人當然包括很多本應留在議事廳辯論這個議題，但卻已離席的建制派議員。

原來有些香港人真的會見利忘義，是公義的"義"。只要知道這些人的本質，便不難看出他們就每件事所作的言行的出發點是甚麼。對他們來說，六四是很想忘記又不敢面對的事情。然而，對於我們和很多一直在堅持的香港人，甚至是那些沒有參與維園悼念活動但心卻與我們在一起的香港人，我們必須敢言面對，爭取平反，不敢、不會也不肯忘記。

我記得當晚有人訪問何俊仁，他說得很好，他說對的事情，堅持28年又算得上是甚麼？其實，應該不止堅持一生。

回想28年前，我在首數年真的有想過，可能有生之年都無法平反六四，但我仍會堅持悼念。

因此，我今天會繼續支持黃碧雲議員所提出"毋忘六四，平反八九民運"的議案。

主席，六四28周年，我們最重要是堅持繼續告訴大家、告訴我們的下一代，當年的真相和現在的真相。六四本來是一群學生，一群有理想的學生，看到當時社會敗壞，不但沒有民主，而且貪污、腐敗、官倒。官倒的意思，基本上，即是官員控制重要物資的價格。中國開始走向資本主義便有一個市場，官員利用權位以指定的低廉價格買入貨物，再用市場價售出。官員藉着自己的權位，通過自己的網絡，基本上都是貪污腐敗。所以，當年六四的精神就是希望推倒貪污腐敗，然後建立一個民主政制。很可惜，這種精神和這個願望到今天仍然未能夠實現。六四那年，這群學生這麼純真的提出要求，手無寸鐵，只是希望跟這個政權說道理，結果牽起一個全國關注的運動，最後帶來血腥鎮壓。當時，我不在香港，我在美國，相信莫乃光議員當年和我一樣，都在加州。我們看到這個情況，非常焦急，我們最初呼籲大家急切做的是甚麼？我們當時距離中國這麼遠，不在香港，無法參與這裏的活動或百萬人上街的遊行。當年我們可以做的就是，盡量用我們可以接觸到的fax機，將我們在國際傳媒及香港傳媒收到的實質影片，將那些坦克車及軍隊的殺戮場面的報道盡快fax去中國，看到有大陸的fax號碼，我們便fax去，因為當年互聯網不是這麼流通。事實上，當時唯一最便宜的溝通途徑就是fax。

不過，說起來也非常欷歔，過了28年，學生當年的願望，我相信今天在各方面不但未有任何進步，甚至更加退步。今天中國的貪污腐敗，有沒有比1989年減少？

六四屠城責任必須追究、必須平反，必須結束一黨專政。

我覺得辯論"毋忘六四"的議案是立法會其中一個傳統，自由黨會一如既往就議案發言和投票，重申我們的立場。我相信很多中國人和香港人也認同六四是一場悲劇。我當年20多歲，親眼看着事件發生，在50萬人遊行隊伍之中，我亦是其中一分子，所以感覺到現時仍歷歷在目。我相信所有中國人都不希望類似事件再發生。

我們看看中國現時的經濟發展。在10年前，中國的GDP只不過是約22萬億元，但在10年後，中國的GDP竟增長了3.4倍，達74萬億元。這將會改善國家人民的生活，帶動經濟發展，甚至對世界帶來各種影響，所以，國家向前發展是有必要的，亦要大家認同和支持。

我希望大家也看到，中國現時除了改革經濟之外，亦看出自己有其他問題，有待逐一解決。所以，我們應該要給國家更多時間，除了穩定政治和經濟外，更要給國家更多時間在民主進程上進行改革。我希望可以藉香港發生的民主進程，成為一個好例子，引領中國未來的民主進程一步一步發展。所以，對於六四事件的對與錯，我們認為應留待歷史作出客觀和持平的結論。自由黨會一如既往，一如過去20多次的議案辯論，繼續投棄權票。

主席，我很感謝自由黨鍾國斌議員的發言。他作為建制派成員，最少他敢提出自己的理據和看法。我相信很多建制派議員今天不會到來會議廳，亦不會發言，因為是非曲直太過清楚。當然，我並不認同鍾國斌議員所言：中國的經濟發展很成功，所以我們要向前看，這些悲劇要留待歷史評價。主席，那年我11歲，正就讀小六。我讀小學時，很多老師、同學和親戚移民。我的家人對我說，共產黨很恐怖，文革很恐怖，我當時並未感受到如何恐怖。那年年初，我看到北京很多年青人敢膽站出來，反貪污、反官倒、爭取民主，我覺得有點希望。小朋友的希望很簡單，便是希望媽媽不再說要移民，希望老師、同學和朋友繼續陪伴我。可是，身邊的親戚、朋友和家人不斷說要移民他方，而這並非他們所願。當時我並不完全理解他們的決定，但一直希望中共政權可以聆聽人民的聲音，希望香港人無需懼怕1997年回歸，希望身邊的人可以繼續留在香港。然而，五六月時，我們看到中共利用黨的"喉舌"，不斷批評和平示威抗爭的人民，指責他們搞動亂，發表了"四二六社論"。我越來越擔心會出現鎮壓，因為父母和很多長輩也這樣對我說，但沒有人告訴我，共產黨會用機關槍掃射人民，會用坦克車踐壓平民百姓。在6月3日晚上，長安大街響起一陣又一陣的槍聲，射穿眾多年青人的身軀，亦射穿了很多人，包括很多香港市民的心。大家看到共產黨的殘暴，可以泯滅人性，為了維護政權，可以無所不用其極，徹底消滅所有提出異見的聲音。數年前，李旺陽先生被不人道羈押多年，被囚禁於所謂的"棺材屋"。他出來後只是申訴多年來的不公，就"被自殺、被吊死"。經歷多年，這個政權其實有何變化？本質上完全沒有變化，只要任何人質疑這個政權，提出意見，它便會用最殘暴的方式來打壓他。六四悲劇的是非曲直太過清楚，並無需要留待歷史再評價。那年我11歲，我11歲已看在眼裏，知道誰殺人，知道他們為何殺人，只是不知道他們究竟殺了多少人，不過肯定為數不少。

還要待歷史評價？所謂向前看，是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一個如此慘痛的歷史悲劇，如此嚴重的人類大屠殺，如果我們不追查到底，試問怎對得起死難的同胞；如何放眼未來呢？

主席，一代人做一代事，我是六四的一代，一定會為六四事件做一點事。林卓廷議員剛才提到6月3日晚上，北京長安街的屠城開始了。我在6月3日出生，自1989年至今的28年來，因為6月3日晚上屠城開始，我就沒有再慶祝生日，並且把"六四"這兩個數字鑲嵌在自己的生活之中，即是我的電話號碼。數十年來，今天我終於有機會在立法會說出我的一些看法。今年，有一些大學生覺得要與六四晚會分割，我因而真的有一種"要說未必有話"的感覺。他們說要為悼念六四劃上句號，說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的六四集會無法啟蒙年青人，亦相信在未來一兩年之後，學生組織可能不會再以"悼念六四"為議題。

再直接一點的說，他們認為集會形式比較僵化，不想再參與這種行禮如儀的悼念集會。作為六四的一代，我想說這種行禮如儀的集會其實塑造了我的生命。1989年的六四事件不只是鄰近地區發生的事，不只是滾滾的歷史長河裏暴政殘殺人民的例子之一，亦不只是40歲以上的人的中國情意結。

反之，一個人無法表達記憶，不是語言的問題，亦不是記性的問題，而是因為他"突然被連根拔起丟進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令到他"與原本所屬社會的集體記憶的紐帶被切斷了"。一個人在一生中會經歷很多事，多如繁星。我們記得甚麼，往往是因為身邊人經常提及甚麼，或是我們根本就活在那種記憶的結構裏，令這些片段成為了我們的記憶。所以，所謂的個人記憶，其實與這個社會是互動的。一些離群者或被割斷集體記憶紐帶的人的個人記憶能力就會較低。龍應台夫子自道，她感慨自己的記憶紐帶亦曾經被割斷，跌出了集體記憶之外。她說："我為甚麼對於外婆，一個在正常狀態中應該非常親密的人，一無所知呢？因為發生了戰爭，而戰爭帶來了斷裂。外婆，以及外婆所附着的集體記憶——中國南方20世紀上半葉的生活整體，對於我是失去了。"我們知道記憶是一種非常脆弱的東西，很容易失去，但要重新得到卻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有些人想方設法，希望在歌舞昇平的環境裏長大，之後慢慢地、不知不覺地失去了對六四事件的記憶；同時，有些人拼命要保存這種記憶。

失去對六四事件的記憶是要付出代價的，不是今天斷裂了，明天有需要的時候就可以重新得到。如果想要重新得到的話，恐怕是一場災難。主席，在今年六四晚會，我們為"天安門母親運動"籌款。

她們28年來受盡逼迫，至今48人已經去世，但她們一息尚存的話，仍然會堅持下去。她們要求的是真相、賠償、問責，就僅僅這6個字。因為這6個字，我支持今天的議案......

主席，我支持黃碧雲議員這項"毋忘六四"議案。我會談談六四事件於我而言是甚麼一回事。每個人也需要面對歷史。

History其實就是his story，就是每個群體、每個國族、每個社會所經歷的故事和歷練。因此，要堂堂正正做一個人，便必須誠實面對他所經歷的一切。那我經歷的六四事件是怎樣的呢？當時，我是一名中一學生，因為就讀中一，所以也頗清閒，無須像現時的學生般學習琴、棋、書、畫，可以有很多時間看電視。我記得有一天，電視播出了一則大新聞，指中共前總書紀胡耀邦病逝，然後北京市的人民有很大迴響。當時我並不明白，因為我只是一名十三歲的初中生。於是，我問父親胡耀邦病逝有何問題，為何大家會如此大反應的呢？原來胡耀邦算是一名清官，而當時國內反貪腐的氣氛相當熾熱，一切基礎已經形成，也是由於老百姓民不聊生，所以他們對胡耀邦病逝感到很傷感。在4月16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及人民大學等大學出現悼念胡耀邦的大字報，翌日數千名大學生遊行至天安門廣場，徹夜不散。然後，數萬名學生又聚集於天安門廣場，提出民主改革及為胡耀邦平反等7項要求。在4月19日，學生赴新華門靜坐，要求與領導人對話，遭公安武力驅散，300多名學生被打傷。於是，學生便在4月21日罷課抗議新華門事件，學聯亦派出4名代表前往北京。

我想在中共的近代史中，這確實是一件相當轟動的事件。其中，有3名學生代表跪地半小時，政府卻置之不理。因此，在4月24日，北京所有高校罷課，至為轟動。及後出現我們至今仍然銘記於心的"四二六社論"，就是人民日報發表措辭強硬的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把學運定性為動亂。

當時，我在想：為何這些大學生、哥哥姐姐們會如此勇敢呢？那不是一個相當強硬的鐵幕國家嗎？

然後，我開始思考。原來知識分子是需要對他們的社會有承擔，需要對社會變革和推動有抱負，繼而實踐。就是這些行動，啟迪了我對一個人、一個知識分子必須對社會的貢獻有所承擔這個思想。然後，在4月27日，超過20萬名學生大遊行，有百萬名市民夾道聲援，政府派軍警阻截，但學生和市民合力迎擊軍警防線。4月28日，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會成立。

在2013年，即本會上一次就這個議題進行辯論時，她沒有出席投票。不知道今天的她，能否重拾當年做記者時的勇氣，將她當年在北京經歷的畫面，轉化成今天出席本會的辯論，並投下贊成票。另一位我想特別提及的人，是貴為現任行政長官的梁振英。在1989年，他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的秘書長，當年曾登報譴責屠城。如今，梁振英貴為國家領導人，並且是當今的國家領導人之中，唯一一位曾經公開譴責六四事件的領導人，不知道他又是否有勇氣向他的同僚表達他當年的憤怒呢？主席，今時今日，經歷了28年，有很多當年覺得中共做錯的人，今天會以國家現在經濟起飛和繁榮等理由，嘗試辯護當年的決定是正確的。我想指出的是，主席，經歷了28年，中國社會的變遷，甚至中國民情的變化和社會民氣的低落，是否跟六四完全無關呢？我希望這些人能夠深思和反思一下。更重要的是，主席，畢竟當年犧牲的，是一條條獨立的人命。如今，對於這些年青的生命，他們仍然在生的父母，依然未能公開悼念已逝世的兒子、女兒。

是否只是停留在我們每年於維園舉行六四燭光晚會呢？我希望藉此機會與香港人探討一下。其實，六四與香港息息相關，這種息息相關，不僅是因為我們曾參與兩次——其中一次亦是香港的首次——百萬人遊行、出席跑馬地的靜坐，甚至經歷過碧街事變等，這些事情其實也影響着香港的命運和未來。我以《基本法》作為例子。在1989年2月公布的《基本法》草稿的第二稿，當中有兩件事與今天的香港息息相關。第一，是第二十三條。第二稿並沒有七宗罪，缺少"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和兩條與外國政府有關的罪行。《基本法》的最終定稿在1990年4月正式定案後，才有這3項罪行。

今時今日的香港人，能否說這件事與我們無關呢？

第二，是與普選有關。主席，《基本法》第二稿——即1989年的版本——提及，香港的普選進程應該由第三屆特區政府處理，而處理辦法是透過所有合資格的選民投票，其實這是公投的概念。如果最後訂定出一個方案，實施時間是何時呢？是第四屆政府。主席，今天回望，如果不是因為六四事件，我們可能已經有普選，還可能是兩屆。但是，因為發生了六四事件，在1990年的最終定稿中，這個現時看來相當開明的想法，當然亦跟隨歷史化為塵埃。主席，當年六四可以令香港人大團結，無論是當年親中的梁振英，或在北京當記者做採訪的梁美芬議員，也能夠一起支持學生，認同當年的做法。但反觀今天，這些人到了哪裏呢？他們的想法變成怎樣呢？我不是希望藉今次的辯論一一鞭撻他們，我只是希望他們如果有機會時，能夠撫心自問，經歷了28年，究竟是甚麼促使他們改變呢？主席，我更希望能夠提出一點，便是對歷史的看法。

經歷了50年，很多當年親歷其境的香港人尚且仍活生生的在香港生活，竟然仍有人嘗試漂白歷史。

如果我們不希望這件事發生，我相信我們更有責任維護這段歷史。正正因為這個原因，我贊成今天的議案。

立法會辯論"毋忘六四"，不是必然的。去年由於法案大塞車，所以關於六四的辯論無法進行，我們今年險些也錯失這個機會。

我們也曾辯論過"平反"這兩個字，因為有議員曾經質疑是否仍有平反六四的需要。今年的焦點似乎放在應否繼續以傳統方式，或參與大型活動悼念六四，尤其是有年青人會提出這項質疑。

每逢臨近六四，維穩工程便會開始，例如不能透過微博、微訊上載和send關於六四的資料。

今年參與六四燭光晚會的人數確實不算多，而根據支聯會的數字是11萬人。但是，我相信每一點燭光在中共眼裏都是一根刺，仍然是眼中釘。我告訴大家，立法會能夠辯論六四不是必然的，香港可以舉行大型的悼念六四活動也不是必然的。我相信共產黨在未來日子，會繼續打壓香港人的言論和集會自由。大家想想，如果有一天真的不能在香港舉行大型悼念六四的活動，究竟屆時會是怎麼樣的世界？今天說不贊成參與這些大型活動的人，屆時又會否舉腳贊成呢？很多證據顯示，中共其實日漸加強對香港的操控，香港人的言論和集會自由空間也日漸收窄。讓我舉數個例子，中共政府為了加強打壓要求平反八九民運的聲音，致力取消4位議員的資格。讓我舉其中一個例子，律政司要求法院取消羅冠聰議員資格所持的其中一項理據，就是羅議員在宣誓前，宣稱不會效忠殘殺人民的政權。雖然他並沒有說明該政權是哪個政權，但這句話竟然被律政司用作羅冠聰不肯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證明，並視之為案例。如有任何議員於日後發言時提到反對在八九民運中屠殺人民的中共政權，便可能會被港共政權和保皇黨指控違反誓詞，甚至被褫奪議員資格。港共政權濫用司法覆核，其中一個目的是為了消滅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的聲音。中共政府企圖打壓追究屠城責任的行動，不單在議會和議員層面，其實在公職人員身上也看得到。張德江早前在所謂《基本法》座談會中大放厥辭，以近乎恐嚇的言語說，香港的管治團隊應由尊重中華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不損害香港繁榮穩定的愛國人士組成。中央是否正在監督香港法定公職人員是否擁護《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以及是否效忠國家和特別行政區呢？如果羅冠聰議員宣誓不效忠殘殺人民的政權，也可能被演繹為不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那麼公務員或大法官在六四晚會中大叫"結束一黨專政，追究屠城責任"，是否也有機會被視為不效忠國家，甚至會因而失去公職呢？主席，港共政權和中共除了千方百計令支持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的行為，不再在議會和政府部門出現外，更全面操控傳媒，在民間製造白色恐怖。在中共施壓下，很多娛樂圈的明星朋友，不得不對八九民運三緘其口。那些仍然敢向中國說不的藝人，更被中國政府全面封殺，我對此感到非常感慨。當年曾經參加"民主歌聲獻中華"，或走進錄音室參與錄製"愛自由、為自由"的歌手和藝人，今天究竟去了哪裏？雖然我不會苛責他們，但對於多位今天仍然選擇不帶面具和口罩，仍然願意走進維園出席燭光晚會的演藝界朋友，我要致以深切的敬意。中大學生會在上星期發表聲明，呼籲市民停止悼念六四，並指六四晚會"消費六四"，利用民眾的道德感情，換取政治本錢。

對於六四這段歷史，我們必須認識。

那是由於我們相近，互相有所影響，無論大家是否認同，我們也應互相關心、互相支持。我謹此陳辭，支持今天的議案。

發言開始時，我想先引述昨天收到的一封電郵來信，來自一位3年級小學生——這封電郵是真實的，並非如梁振英曾引述的5歲小朋友來信。這封電郵令我感動，容許我引述："其實，為甚麼政治會令人有一種避之則吉的感覺呢？在學校，我向老師追問：'你覺得律政司應不應該檢控4名議員？'老師立即回答：'當然應該。'但是，當我再追問原因的時候，老師馬上說：'學校是政治中立的地方，不需討論。'我只好自己上網搜尋資料。

為甚麼會發生六四？常識書隻字不提，老師也不跟我們討論。但是，有些人說，6月4日天安門是在燒垃圾。這個說法十分奇怪，因為垃圾不會在天安門前燒，燒垃圾也不會用到坦克車。鄺議員，為甚麼老師不跟我們討論呢？是不是教育局下令要封口？期待你的回信。"大家不要見怪，雖然這封電郵來自一位可能是3年級的小朋友，但他願意寫信問立法會議員。我沒有時間書面回覆這封來信，但我想在此場合回答這位小朋友。

這亦正是黃碧雲議員今天提出"毋忘六四"這項議案的原因，是因為我們拒絕遺忘1989年發生的一件事件。老實說，1989年我只有6歲，未必清楚明白當時發生的事情。容許我先引述魯迅的一句話："請願雖然是無論哪一國度裏常有的事，不至於死的事，但我們已經知道中國是例外"。

八九民運是中國人民爭取民主自由、反對貪污腐化，以及對抗中共專政的一場抗爭運動。中共在鄧小平當時獨裁的領導下，拒絕時任總書記趙紫陽提出以民主和法制為基礎與學生對話來解決這場矛盾；最後，鄧、李、楊集團以血腥鎮壓群眾，八九民運告終。在香港，每年6月4日在維多利亞公園也會點起燭光。有人說，六四事件已過了28年，應該終結，這是中國的事，未必是香港的事，但六四事件絕對影響了香港本土的民主運動。對我們而言，28年前，北京的學生和工人舉起反貪腐、真民主的理念，與今日的香港何其相似？

1989年的六四事件，至今尚未平反。

為何要拒絕遺忘？因為我們有應有的良知，我們要緊記這件事，同時要爭取平反，不能令當天中國人民在這運動上流的血流得不明不白。米蘭.昆德拉在《笑忘書》中曾說過："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我們不一定到過現場，更不是第一身的受難者，很多人透過媒體知悉六四事件，正如我這一代人，是透過錄像和舊紀錄得知。有些人選擇遺忘，當日曾刊登報紙聲言支持這項愛國運動、今日已成為香港特首的梁振英選擇遺忘，捂着良心當作沒事發生，但我們不能。香港人選擇把平反六四這個信念薪火相傳，因為六四是香港人一個極巨大的傷口。我們要時刻緊記，要把這個信念......
代理主席，1989年距今已有20多年，很多人會問，我們舉行悼念還有沒有意思呢？我們在每年的6月4日繼續說毋忘六四，平反六四，而一些年青人甚至問，我們每年行禮如儀地舉行悼念，為的是甚麼？大家無須向任何人負責、無須向任何人交代、無須理會別人在Facebook上怎樣說，大家只須向自己的良心交代便已足夠。

全中國只有香港這個地方可以在6月4日晚上進行這麼大型的群眾運動，讓世人知道香港人沒有忘記這件事，讓世人知道香港人在乎這件事。只要大家在乎這件事，便一定不會忘記六四發生的事。對於很多人來說，六四可能是很遙遠或印象很深刻的事，但對我來說，這是改變我一生的事。在1989年，當時我只是唸中二，由於發生六四事件，家人好像要走難般把我送到外國。

他們感到地球好像會爆炸，於是便設法令自己的兒子離開這個會爆炸的地球，把他送上太空船運走。他們將所有希望寄託在我身上，因而改變了我的一生。六四事件是在內地發生而已，我們這裏是香港；但它卻影響了數代人。很多人因為八九六四這事而舉家移民，離開香港；當然，一些人其後回流。

很多事件容易遺忘，也容易淡忘，其實我也不想記起，沒有人想記起，沒有人想悼念，沒有人想每年走出來在這裏說這事，因為每次提起這事，每次想起這事，每年接近6月4日時在Facebook上看到的畫面或電視重播六四時候發生的事情，凡此種種都打進大家的心坎內。那些是活生生的人，可以是你或我。

在1989年，譚耀宗在"城市論壇"譴責中共這殘暴政權屠殺人民，今天的譚耀宗在哪裏？歷史不是用來扭曲的，不是說你今天當權，便可以改變一件已發生的事。很多同事也說，歷史是由當權者所寫的，我們當然知道，但有一樣東西是當權者也不能改變的，便是大家的良心、大家的良知。如果要強行埋沒良心，明明有人死了，也可以說沒有人死；明明有鎮壓，也可以說沒有鎮壓；明明坦克車輾過一個活生生的人，也可以說根本沒有這回事，這是甚麼良心？

但是，很可惜，香港偏偏出現這些埋沒良心的人，將這件事說成沒有發生過，把這件事說成好像是以電腦技術在20多年前已經製造出來的，是造假。我相信答案很明顯。我希望大家支持這項議案：毋忘六四，平反六四。
代理主席，此議題在立法會討論多年，如果我們今天還在爭論六四事件曾否發生，我會覺得很奇怪。作為一位教師，或——說得動聽一點——是學者也好，我認為這是歷史事實。

然而，我們正正看到這樁事件令我們這一代有一個歷史的傷口，就是當權的政府竟然以不同的原因，派軍隊射殺自己的人民。我說出了眾多事實，無非想帶出一點，就是這既然是一個歷史事實，我們不可能忘記亦不需要忘記。

所以，黃碧雲議員今天的議案是值得我們支持的，我們一定要重提這個歷史事實，不能竄改，這是第一點。頗困難，我覺得應該要平反，這是大家作為中國人都想看到的事情。第三點，希望我們繼續有言論自由，讓這個事件繼續在香港流傳下去，不被人竄改及忘記。在香港，每天、每年都可以這樣做，正正能讓香港人知道我們還有言論自由。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今次的議案。"毋忘六四，平反八九民運"，在社會上對於個人、對於社會、對於民主運動和對於國家，一直是一項相當重要的議題。

六四對我來說，是一種很大的傷痛，是在社會、國家和民族中一道很深刻的裂痕和傷痕。我們還記得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遭到國家軍隊的武力對待及屠殺，這些畫面仍然歷歷在目。

六四帶來這種令市民害怕的感覺，政府嘗試製造恐懼，以武力鎮壓，令市民噤聲。所以，六四對很多香港市民來說，是一道很深刻的傷痕，而這道傷痕到今天，經過28年仍無法修補，因為死去的英烈到這一刻仍然沉冤待雪，未得到平反，國家仍然沒有作出一個妥善的總結，告訴全世界這些死難者當年是為了民主自由而犧牲了自己。他們的家人和父母到今天仍然受到監控甚至軟禁，而活着的人這一生仍要活在六四的陰影下。

六四是一種態度，是對真理和公義的堅持。人民面對專制的政權，仍可勇敢地站出來，讓這個政權知道它做錯了，讓全世界知道我們這些價值和勇氣是會堅持到底的。六四本身反映着這份堅持，我相信除了從政的人外，很多市民均是帶着這份堅持，才會每年前往維園，每年都有超過10萬人仍記得這件事。這種堅持，是一種態度。

六四是一種教訓，這種教訓讓專制的政權知道，並非使用武力鎮壓，民間便會被滅聲。六四是一種教訓，原來我們沒有民主的政制，在沒有民主的制度下，當權者可以犯下彌天大錯，可以殺人，可以殘害自己的人民。我們深刻記住這種教訓，這種教訓令我們今天仍然記得我們為何要爭取民主，民主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但民主絕對可制約當權者，令這些大屠城、大屠殺的事件絕對不會再發生。

六四是很多年青人的政治啟蒙，包括我自己。六四讓我看清楚民主和言論自由的價值、集會結社自由的可貴，至今香港仍然是全球華人社區內最主要的，而且是唯一能在中國領土上合法討論六四、為六四事件舉行集會和悼念活動的地方，這些正是當年在天安門廣場喪失性命的市民及年青人爭取的東西。所以，六四對每一個人、對社會、對國家，都是很深刻的教訓和傷痛。我呼籲香港市民要堅持平反六四及悼念六四，要記得這深刻的教訓，要在六四的討論中，再次緊記死去的人為了民主價值，為了自由的理念，為了反貪腐、反倒退而所作出的犧牲。我亦呼籲年青人，我這一代或新一代要記着六四是每一個人的事，六四是個人對良知和道德價值的反映，甚至是從政者的道德底線。六四如此敏感的性質，正可考驗和挑戰從政者或每一個人的底線及道德，看看他們是否有膽量和勇氣說出真相。所以，不論秉持哪種政治理念，我希望包括我在內的年青一代，甚至比我更年青的一代，要繼承這種平反六四的堅持。堅持下去的話，民主會戰勝歸來。

代理主席，28年了，當我們今天說六四這個日子時，我們仍會感到莫大的傷痛。我相信在座的多位議員同事和社會上很多市民，當大家一談起六四，一想到28年前，很多很多畫面都會重新浮現，而這些畫面所帶來的是曾經一度很大的希望，但後來是希望的幻滅，而且心裏隱隱作痛。二十八年後，我們再說這個日子時，除了傷痛之外，我們作為香港人，亦感覺到一份很特別的光榮。在全世界的華人社區中，有哪個地方可以好像香港般自由地悼念六四，而且仍有如此龐大的集結呢？這代表了對真理的堅持，我們有自由的表達，我們仍有一份關心，一份刻骨銘心的關心。

很多年青人可能不明白，為何這群曾經經歷六四的人有如此長的思念。很多生活上的事情都可能令我們以為曾經刻骨銘心，但兩年甚至一年後便會忘記。但是，對於六四，當年我們並沒有任何準備，而它發生了，自此之後，我們便每年每年的悼念，足足28年。這是發自內心的一種悼念，而這種發自內心的悼念是源於28年前刻骨銘心的強度，因而令它歷久不衰。那種強度到了甚麼程度呢？我想很多沒有經歷過六四的年青朋友是很難想象的。我們當時舉行了一次又一次有多達100萬人參與的遊行。一百萬人是甚麼概念呢？香港當時有五六百萬的人口，扣除老弱和小朋友後，可以說差不多有能力走上街的成年人都上街了。陳淑莊議員剛才發言時說她當時是預科學生，第一次參與的六四遊行是在風雨之中進行。當時很多人都是第一次上街，尤其是香港大部分市民素來對政治興趣並不太強烈，但那次是第一次走出來，第一次為那些離我們那麼遠的人緊張、流淚。當時我們作為老師的，都知道學校內的情況。5月和6月是公開考試和校內考試的季節，很多學生沒有心機考試。在5月，當時六四事件尚未發生，電視畫面上播放着北京的情況，軍隊圍城，市民為了保護學生，想說服軍隊，慰問他們，希望能夠軟化他們，這些場面我們至今仍然歷歷在目，而當時我們每個人的心裏都非常擔心，很擔心明天起床會變成怎樣。我們的這種關心，表示我們並非旁觀者，彷彿是北京當地的人。那時，北京和香港兩個城市緊緊連繫起來。最近，林耀強先生道出28年前北京學生流着淚對他說的話。他們說："你回去吧，你們香港人已經做了很多，你一定要活着回去，將這一切告訴全世界知道。

代理主席，很多同事剛才分享了他們在八九六四時的親身經歷。

代理主席，在"天安門母親"的網頁上，曾經有一位在六四事件中受傷的朋友——方政先生——發表他的一段見證："我發現一輛坦克車正快速由東面向西面朝向學生隊伍衝殺過來，於是我奮力把這位女學生推向人行道邊的欄杆。一瞬間，這時坦克已貼近人行道，迫近我的身邊，坦克的大炮筒彷彿就在我的眼前。我躲閃不及，便滾在地上，但是晚了；我的上半身被夾在坦克兩條履帶中間，兩腿不幸被坦克輾過，履帶上的鏈條絞着我的腿及褲子，將我拖出了很長的一段路。我奮力掙脫出來滾到路邊，但這時我已經昏迷了。以後的事我後來才知道，我是被市民及學生送到積水潭醫院搶救的，在醫院施行雙腿截肢手術。我的右大腿上部三分之一高位截肢，左腿膝下5公分處截肢。我在醫院療傷至1989年6月24日。大約在6月11日，西城區公安分局對我進行了調查備案。出院回校後，我又繼續受到校方長達數個月的詢問及清查，他們要我對坦克輾過學生一事保持沉默。"在2005年出版的《尋訪六四受難者》一書中，丁子霖女士找到有名有姓的死難者共186位，但在歷史上，該次事件的真正死難者數目，即使死傷無數，但至今仍未能得到一個確切數字。

代理主席，我們要尋找歷史真相，毋忘六四，平反六四，追究屠城責任，爭取結束一黨專制，守住歷史真相，因為我們對這些不幸殉難的人有良知道義。香港是少數可以在中國土地上，舉行如此大型悼念六四活動的地方。為了對得起自己的良知，以及自己的歷史，我們沒有任何逃避的借口。在一年一度的六四辯論中，我看到很多建制派同事採取逃避態度。

代理主席，我們近年甚至看到有一些親建制組織，或我稱之為親西環的衞星組織或"愛字頭"組織走出來，厚顏無耻地說沒有事實根據證明曾經發生過六四事件，以及曾經發生過屠城和死亡事件。這種"戾橫折曲"的說法只不過是想為極權者塗脂抹粉。代理主席，謊言說一百遍未必會變真，我希望建制派同事敢於面對政治現實和歷史現實。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黃碧雲議員的議案，希望大家繼續守護歷史，毋忘六四。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之後辯論即告結束。

代理主席，首先，我要多謝合共22位議員就"毋忘六四"、平反八九民運的議案發言。但是，很可惜，當中只有1位建制派議員——鍾國斌議員——發言。我也想問一句，建制派議員去了哪裏？他們聲稱自己愛國愛港和追求優質民主，為何他們不回來就平反六四的議案發言，支持愛國民主運動呢？他們聲稱自己十分正義，為何他們不為這些為民主犧牲的烈士說一句正義的公道說話、良心說話呢？由此可見建制派議員的虛偽。這28年來，中共加速經濟改革，但同時強化政治上的專政，政制改革毫無寸進，更不斷收緊對公民社會的箝制、打壓維權人士和拘禁維權律師。代理主席，我在此提出這項議案，便是憑良心說話。我們要求各位議員支持這項議案，因為六四需要得到平反。今天的香港，仍然與國內的人民面對着同一個專制政權。今天，我呼籲大家拒絕遺忘，我們要站在民主、人權和自由的最前線，團結中國人民，結束一黨專政，爭取民主，六四必將平反。請大家支持我提出"毋忘六四"的議案，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請大家支持我的議案，多謝。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碧雲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無立法效力的議案辯論。"打擊圍標，捍衞業主權益"的議案辯論。

有意發言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

主席，近日建制派議員經常質疑我在廉政公署的工作，我藉着這項反圍標的議案，跟大家說一說。我在廉署最後兩年的工作，其中一項最主要的任務是參與打擊圍標的調查。我十分記得，當時我的上司曾經找我擔任一項大型執法行動的第一隊隊長。

因為無法找到足夠證據以提出檢控。但是，找不到足夠證據，是否代表沒有圍標呢？

為何這些人可以逍遙法外呢？因為他背後有律師、前執法人員、一大群專業人士、管理公司人員，還有一些貪腐的法團成員，組成一個非常有組織的圍標集團，掠奪小業主的"血汗"積蓄。主席，其實我們看到近年圍標問題肆虐，政府是責無旁貸的。多年來，政府一直迫使小業主進行維修，此舉本身沒有錯，但政府應要監管市場。現在全香港的樓宇維修市場，每年市值為100億元至200億元，純利數以十億元甚至上百億元計。政府看到市場上出現這麼一大塊"肥豬肉"，又看到圍標集團虎視眈眈，卻只當鴕鳥，埋首沙堆，對圍標問題視若無睹。法例存在很多漏洞，《建築物管理條例》讓很多圍標集團可透過操控法團，甚至操控授權書，影響業主大會的投票，令很多懷疑是圍標的工程得以順利通過。另一方面，政府有多個部門負責處理物業管理、樓宇維修及反圍標的執法工作，包括廉署、警務處、民政事務總署、屋宇署和香港競爭事務委員會，而每個部門也只是自己顧自己，沒有統一、集合的力量打擊圍標，令圍標集團近年不斷擴大，謀取龐大的暴利，嚴重損害小業主的權益。

除了基層小業主之外，其實中產業主，以至住在豪宅的業主，亦蒙受嚴重的損失。

難道是鋪金磚嗎？這些中產市民或住豪宅的有錢階層亦覺得非常不公道。

我在3年多前首次向傳媒揭露圍標問題的嚴重程度，當時傳媒問我："林卓廷，我相信你的說話，但你可否拿一頁文件出來作證？

"最後，傳媒朋友報道了這宗個案。其後，有很多個案的苦主與我們聯絡，我們組織了"全港業主反貪腐反圍標大聯盟"，組織小業主的力量，不斷揭發懷疑圍標的維修工程。我們進行一浪接一浪的運動，不斷進行公眾教育和宣傳，不斷揭露行業的黑暗面。代理主席，在這些有關人士中，除了我剛才說的專業人士和管理公司人員，還有甚麼人？

過去幾年來，我們民間的力量一直嘗試將這個市場撥亂反正，但我們可以做到的其實太少。過去幾年來，大聯盟曾協助的屋苑數以百計，曾推翻的工程涉款高達數十億元。然而，政府不應單靠我們民間團體不斷揭發一項又一項天價維修工程，這樣是很被動的。其實，政府擁有最大的公權力和資源，可以協助小業主。經過我們幾年來的努力，政府大約在兩年前開始承認有圍標問題，開始進行少許工作，回應我們的訴求，包括現正檢討《建築物管理條例》，希望可以打擊圍標。市區重建局推出了"招標妥"計劃，警方亦推出了"復安居計劃"，協助打擊有黑社會參與的圍標行為。我知道廉署也採取了打擊圍標的新措施，競委會亦已針對圍標行為作出深入研究。但是，代理主席，這問題仍未解決，很多小業主仍然身受其害，損失數以萬計至數以十萬元計的金錢。我剛才提到，維修市場過去每年市值高達200億元，每年以黑社會為首的圍標集團的純利高達數十億元甚至超過100億元。多年來，他們已經養肥了，坐大了，財雄勢大。他們要黑社會有黑社會，要律師有律師，如果小業主要自己走出來反對，會承受很大壓力。代理主席，我在數年前揭發圍標問題後，協助了很多屋苑，令很多圍標集團損失慘重。有人告訴我："林卓廷，你要小心你的安全。"這是善意的，並非黑社會警告我。

襲擊林卓廷，只會令更多人明白這些圍標集團的禍害，明白我們整個社會和政府必須團結一致，打擊圍標。我懇請各位同事支持我今天的議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林卓廷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有4位議員要動議修正案。本會現在合併辯論議案及修正案。我會依次請要動議修正案的劉國勳議員、楊岳橋議員、張超雄議員及郭偉强議員發言；但他們在現階段不可動議修正案。

代理主席，香港人工作勤懇，很多人均將一生的積蓄或一生勤懇賺回來的財富，全部投放在物業上。這是很多香港人的典型故事。當然，擁有物業可令生活有一點保障，尤其是在今天租金、樓價飛升的情況下，如在年老時擁有物業，或有希望安穩地過活。不過，對於很多長者來說，正如我剛才所述的家庭，當物業慢慢老舊須進行維修時，他們的惡夢便出現。

有部分長者本身的積蓄可能不多，只夠他們慢慢"搣"，另一些可能連"搣"也不夠，如果還動輒要他們突然支付一筆過數以萬元計，甚至是十萬元計的款項，這等於要了他們的命。我們知道有不少老業主在這些情況下，感到非常困苦、非常憂心，有些更憂出病來，甚至因此而最終過身。

其實，這些圍標的故事非常多，我只想說出去年荃威花園的事。荃威花園於2005年才完成一項大型維修工程，但事隔不夠10年，業主法團又建議進行另一項大型維修工程，以低價聘請一間顧問公司，標書非常粗疏，亦拒絕透露工程的細節，估價遠比房屋協會為高。業主最終通過投票，推翻了這項建議。可是，去年這個業主法團又再提出這種圍標的建議，結果該法團被1,600名小業主透過選舉撤換。然而，該法團被撤換後，竟然拒絕交出帳目，更在今年4月凍結了銀行戶口，令屋苑只可拖欠數以百萬元計的保安及清潔費用。其實，新法團的運作已近乎癱瘓，部分承辦商甚至減少提供服務，包括清潔服務。原有法團竟可這麼惡，即使新的業主法團向政府部門求助，但每次也遇到挫敗。對於原有法團公然違法，民政事務處只可提供調解，新業主法團的主席慨嘆小業主的利益完全沒有保障。其中一位姓黃的業主，直指民政事務處根本無法對付原有法團，數次開會也只是派一些初級官員出席，完全幫不上忙。新的法團為取回帳目，解除被凍結的戶口，最終只有籌款，與原有法團在審裁處對簿公堂，最後獲得勝訴，才能迫使原有法團在兩星期內交出這些財物。

除了在刑責上要加重罰則，以及釐清有關政府部門的權責外，當局亦應容許制訂一些其他安排，例如設立冷靜期，當一些大型維修工程的費用超過100萬元或超過法團的預算三成以上時，應該容許設立冷靜期如兩星期。此外，楊岳橋議員建議提高通過大型工程的法定人數或投票人數的門檻，這亦是非常重要的。"招標妥"是一項理想安排，我們希望當局盡快落實，並應擴展"招標妥"的規模，讓更多舊樓業主得到一些基本協助。對於今天所有議員提出的修正案——當然包括原議案，我們也非常支持。我們認為小業主，尤其是一些老業主，到了晚年仍要飽受這些圍標的驚恐，實在是不必要的。我們明白舊樓需要維修，甚至可能需要局部重建，但我們仍希望以復修為主。我們也希望社區能協助這些舊樓業主翻新樓宇，令他們的居住環境與我們的經濟水平一致。

圍標真的不能再存在，這會令香港變成一個十分落後的城市，我們不可能助長少數業主聯同黑社會、一些沒有道德及唯利是圖的專業顧問公司，以連鎖組織的方式欺壓業主，欺騙業主寶貴的財富。

代理主席，香港如今到了一個甚麼地步呢？

沒得住的人當然為如何"上車"而煩惱，而有得住的人則很擔心被人"圍"。政府在2012年實施強制驗樓計劃，規定30年以上樓齡的樓宇每10年須進行一次年檢。業主接獲屋宇署通知後，便要委任一名註冊檢驗人員檢驗所有地方，包括外牆、伸出物和招牌等。計劃的原意是好的，亦有助解決樓宇失修的問題。不過，由於監管不力，因而產生圍標的負面影響，令業主十分擔憂。坊間很多人更將維修和圍標劃上等號，令人聽到大維修便皺眉頭。

小業主有"肉隨砧板上"的感覺，因為民政事務總署又不管，警方也不受理，廉政公署查案亦需時，最後如果要打官司，業主立案法團與小業主便要四處奔波，同樣遭殃。代理主席，圍標是《競爭條例》的重點打擊對象，而《條例》亦已在2015年12月14日全面實施。

所以，執行《條例》的競爭事務委員會直至今年3月才首次入稟控告5間資訊科技公司圍標；但在樓宇維修的圍標案件中，仍然未見一宗提出檢控的個案。更令人不安的是，樓宇維修的圍標案件往往涉及犯罪集團的操控。所以，小業主如在面對天價的維修費時提出質疑或異議，小則被人潑油、鑰匙孔被塞，重則危及人身安全。然而，業主卻十分可憐，因為他們持有單位，想避也避不了，犯罪集團又知道他們姓甚名誰，住在哪個單位，實在苦不堪言。在香港這個法治社會，以前打家劫舍是"大茶飯"，而且高風險，想不到如今維修卻成為他們低風險的"大茶飯"。試問我們的法治社會、法治精神何存？政府現時透過市區重建局提供"招標妥"的防止圍標計劃，這計劃的重點是為法團及業主委員會安排聘請獨立專業人士，在估算和審閱勘察報告、招標文件、成本估算及標書分析報告方面提供協助，並提出專業獨立的意見，而市建局也會以代理人身份提供電子招標平台，讓業委會或法團在招標平台招聘建築承建商及聘請註冊會計師，以處理開標程序。市建局這些措施可以幫助業委會或法團，在聘請顧問、會計師及承建商時，分開招標可避免被圍標集團"一條龍"包辦所有服務，令業主被迫就範。不過，代理主席，只有這個計劃似乎並不足夠，因為受惠人數始終有限，而且計劃需要付費。因此，我建議設立一站式維修資訊平台及資料庫。資料庫會收集所有樓宇維修工程的資訊，包括各項維修工程的市場價格、合資格承辦商承辦樓宇的維修紀錄等。如果可以公開這些數據，業委會在進行維修前便能"格價"，了解清楚，看看哪間公司與哪間公司聯合一起或"食水"特別深，或哪間公司做得特別好，又或哪間公司與哪間公司有可疑的關係。這些都可令市民提高警惕，而且市民也可以作出投訴。

所以，評分的制度很重要，可令業主和法團"有仇報"，將實際情況寫出來，無須經常"揸頸就命"；而遇到好的公司時，更可以大肆宣傳，令這些做得好的顧問和承建商可以得到多些工作機會。代理主席，香港工會聯合會多年前已經提出成立處理樓宇事務的審裁處，將現時土地審裁處負責處理與《建築物管理條例》有關的案件，轉交這個審裁處處理，而一些不涉及貪污和圍標的樓宇維修糾紛亦可以轉介到這個審裁處處理，因為由這個審裁處處理的個案中的與訟雙方均無須委託法律代表，這樣可以大大減輕法律訟費，亦可以減輕小業主的負擔。代理主席，我提出的修正案刪除了原議案的第一句，即有關黑社會參與圍標集團壟斷等字眼，為甚麼我故意刪除這一句呢？因為據我們所理解，的確有部分情況涉及三合會背景的人士，但亦有不少承辦商本身可能並沒有任何三合會背景，但由於受到這些犯罪集團的威迫利誘，因而參與其中。可能他們要在價格上作出調整，也可能要劃分範圍，各自負責一區。

所以，我修改為"犯罪集團"。另外，代理主席，大家也會留意到，一些設有維修基金的大廈現時也十分頭痛。

對於圍標的犯法行為，政府必須協助業主和法團面對和解決問題，以及懲治這些圍標集團，尤其是競委會及廉署，均須盡快進行工作，防患於未然。市建局的"招標妥"計劃便是防患於未然的工作，但仍然需要加強，方法包括我剛才提出成立的一站式維修資訊平台，讓市民有清晰的資料和信息。

代理主席，正如剛才民政事務局局長發言指出，政府非常重視樓宇維修工程中懷疑出現圍標的情況。

代理主席，我會在此稍停，待仔細聆聽各位議員就是次議案辯論發言後，最後再作回應。

代理主席，關於加強監管私人樓宇維修及保養工程，保障市民權益，上一屆立法會已舉行過兩次議員議案辯論。對於今天林卓廷議員動議的原議案和其他4位議員同事的修正案，其大方向和一些主要的建議，我認為是值得支持的。本港樓宇老化問題日趨嚴重，樓齡達30年或以上的樓宇約有20,000幢，10年後將增至30,000幢。值得注意的是，根據《香港2030+：跨越2030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諮詢文件，到了2046年，樓齡達70年或以上的私人住宅單位數目將達到326,000個，比2015年增加近300倍，反映樓宇維修保養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特區政府於2009年推出"樓宇更新大行動"，主要由市區重建局與香港房屋協會推行，為業主提供津貼及技術支援，涉及35億元，資助逾3,200幢樓齡逾30年的舊樓進行維修。屋宇署自2012年6月又實施強制驗樓計劃，針對樓齡達30年或以上的樓宇，每年揀選若干幢要求進行強制檢驗和必要的修葺。另外，房協和市建局亦透過強制驗樓資助計劃，向合資格業主提供財政支援，這些計劃顯然促進了社會對樓宇和社區安全的關注。樓宇維修工程往往涉及龐大的金額，難免引起不法分子垂涎。近年樓宇維修工程出現不少爭拗個案，甚至出現疑似圍標，令中標價超出市場的合理水平，增加小業主的負擔。但情況是否達到原議案所指"本港樓宇維修工程遭黑社會參與的圍標集團壟斷"的嚴重程度呢？各界可能便會有不同意見。然而，害群之馬雖然只是少數，但影響所及，連不少正當商人與專業人士亦對這類工程卻步。據執法機構揭露，有業主立案法團或業主委員會成員和承建商等，涉嫌貪污或串謀詐騙。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違法者將面對法律制裁。事實上，樓宇維修問題複雜，涉及眾多持份者，包括業主、業主大會或法團、物業管理公司、工程顧問公司和工程承辦商等。我們應該對症下藥，既要加強行業規管，保障業主的權益，也應保持適當的靈活性，為相關行業人士提供公平及公正的營商環境。《競爭條例》已於2015年年底實施，明確規定圍標屬於"嚴重反競爭行為"。競爭事務委員會於去年5月發表了一份關於住宅樓宇翻新及維修市場若干範疇的研究報告，回應了公眾對該市場涉嫌存在合謀行為的關注，亦為日後的執法行動和倡導工作提供參考。代理主席，問題的癥結之一，是在制度上對於業主、業主委員會和法團的支援不足。雖然政府聲稱鼓勵成立法團，但現時全港仍大約有6,000幢"三無"大廈，即是無法團、無聘用物業管理公司及無適當維修保養。

我認為對這些議題應務實衡量和處理，必須在法團的代表性和實際操作之間取得平衡，當局亦不應只是以成立法團為目標，而忽視在操作層面對小業主的實際支援。為了鼓勵市民參與樓宇維修和保養，政府、房協和市建局曾先後推出一些支援計劃，例如樓宇維修綜合支援計劃和樓宇安全貸款計劃等。這些計劃側重於財政資助，應適當放寬樓齡限制，讓更多舊樓業主受惠。此外，市建局自去年5月起推出"招標妥"樓宇復修促進服務計劃，協助業主組織取得樓宇維修保養工程的技術支援及專業意見。政府今年的財政預案更宣布預留3億元，讓業主以優惠費用參加該計劃，預計未來5年約有4,500幢樓宇的業主受惠。

至於有議員建議成立"樓宇維修工程監管局"，我則有所保留。因為《競爭條例》已經實施，《建築物管理條例》也即將獲修訂，當局可按相關法例所賦予的權力......處理有關事宜，現階段不必......另設獨立機構，以免架床疊屋。

代理主席，對於林卓廷議員提出的打擊圍標議案，我絕對支持。由於香港樓宇老化問題近年日趨嚴重，樓宇維修市場龐大，很多人都想從中分一杯羹。非法圍標現象越來越猖獗，不但令工程質素得不到保障，工程費用更屢創天價，令小市民和小業主蒙受極大損失。眾所周知，圍標問題相當複雜，不但牽涉業主立案法團、管理公司和維修工程顧問，黑社會更可能參與其中。個別小業主憑微薄力量根本難以對抗，因此政府應該積極介入和提供協助，這是非常重要的。現時最大的問題其實在於《建築物管理條例》極多漏洞，根本就像一隻無牙老虎。因為根據民政事務總署的說法，《條例》只提供法律框架，讓業主合力履行管理大廈的責任，即是說政府只擔當協助業主管理和維修大廈的角色。簡單而言，民政事務總署只擔當中間人的角色。雖然《條例》有列明罰則，但當局卻極少執法，阻嚇性也極為有限。雖然《條例》中不少條文訂明刑責，例如提供虛假資料或文件、未有在指定時間內擬備財務報表提交法團省覽、未有購買第三者風險保險等，但由於《條例》內容不夠清晰，而且即使對違法行為設有罰則，當局並沒有積極執行，解決方式一直都以調解和提供諮詢服務為主，根本無法協助或保障業主。根據過去紀錄，民政事務局表示，在2004年至2011年期間，雖然接獲數十宗要求檢控法團違規的個案，但當局沒有提出檢控，理由是"必須十分慎重"，由於不想加深鄰里之間的矛盾，所以盡量以勸諭方式化解糾紛。即使《條例》設有罰則，而且當局也有執法權力，但極少運用這項權力。有業主向我反映，當民政事務總署接獲業主就法團違反《條例》而提出投訴時，往往只是再三提醒法團必須守法，或要求業主自行向土地審裁處提出訴訟，完全沒有考慮小業主根本沒有大量金錢和時間、精力進行法律訴訟，結果只能任由法團欺壓。

雖然政府重申會把問題轉介有關執法機關，但成功個案有多少宗呢？我告訴大家，去年獲成功轉介的個案只佔全部投訴的22%。

說到圍標問題，有關情況更為嚴重，雖然兩位局長剛才不斷說市建局會提供協助。

所以，就圍標問題而言，如果只靠政府把個案轉介有關部門，根本就是推卸責任，根本沒有面對問題的嚴重性，根本無心幫助小業主或法團。就着這些問題，政府一定要多想方法，真正幫助小業主對抗圍標。

代理主席，我支持"打擊圍標，捍衞業主權益"的原議案和所有修正案。代理主席，根據市區重建局在2015年進行的"樓宇狀況推算調查"，全港約有21,000幢樓齡達30年或以上的樓宇，到2046年，更會增加約4萬幢。為維持這批樓宇的狀況，按照現行"30年或以上的樓宇每10年進行一次復修"的規定，由現在到2046年，平均每年有超過3,000幢樓宇需要進行復修工程。代理主席，隨着本港樓宇老化及政府推出上述多項措施及計劃，本港大廈維修市場日漸蓬勃。由於舊樓的大廈維修工程每年均涉及一個非常大、近乎天文數字的款額，招致一些不法集團入侵，以圍標手段奪取工程，正如同事剛才所說，令整個維修市場猶如是一塊很大的"肥豬肉"。當下圍標集團猖獗，直接操縱整個投標結果，嚴重影響招標過程的公平及公正性。有時候，即使業主向廉政公署舉報，往往因為證據不足而難以入罪。"天價工程"不僅大大損害小業主的權益，更影響了法團的正常運作。代理主席，"說多無謂，行動最實際"，為了解決圍標問題，我認為我們要積極向政府提出意見，所以民建聯已多次向政府提出一些建議和要求，而局方亦曾就一些建議確實開展廣泛諮詢。今年3月1日，民政事務局終於進一步對《建築物管理條例》提出修訂，以打擊圍標問題。對此，我們非常歡迎。新的修訂不僅加強對小業主的保障，更提高大廈管理的透明度。就當中一項建議，即"將通過決議的法定人數提高至兩成，及規定其中一成的法定人數須由業主親自出席"，我們認為可以提高業主對大廈維修的關注，並可鼓勵業主參與決議討論，從而減少一些不必要的爭拗，並增加最終決議的認受性。可是，在諮詢過程中，我們聽到不少業主反映，指出提高法定人數可能導致出席人數不足而流會的問題，我認為局方同樣要關注這點。

不過，很多小業主和法團朋友表示，現在有心人透過收集大量授權書來操縱招標結果的情況經常出現，而有心人更透過現時授權書核實程序的灰色地帶，得以成功搶灘。主席，我希望提醒政府當局，引入新修訂是好事，但最重要的是，如何透過引入修訂來加強監管，杜絕有心人握着大量授權書影響賽果的情況。主席，我們知道大廈管理存在很多問題，現行並沒有一個專責部門負責指導及監督。民建聯促請政府積極考慮成立"大廈維修管理局"，而管理局應邀請不同界別人士、不同部門參加，包括專業人士、屋宇署、市建局、廉署等部門，就樓宇維修向居民、法團、小業主提供一些意見，杜絕圍標。尤其是在維修項目報告擬定後，管理局可以幫助核實這些顧問報告的真確性和可信性，協助法團和小業主處理維修問題。其實，市建局現正推行的"招標妥"計劃，已臨時擔任了這個管理局的職責，這計劃在地區上十分受歡迎。當我落區解釋"招標妥"計劃時，很多小業主都認為是好東西，我們希望"招標妥"能繼續協助大廈業主，利用不同的專業知識處理這些問題，亦透過一個更公平、更公開的招標程序，讓這些維修問題得以解決。十分遺憾的是，政府現在才表示再撥3億元，資助業主參加"招標妥"計劃，我認為是遲了。不過，我經常強調，"遲到好過無到"，希望藉此能吸引更多業主參與這計劃，從中受惠。根據我們的評估，在新的優惠計劃下，約有3,000個法團或業主組織或4,500幢樓宇受惠。主席，我們在地區經常面對一些維修問題，我早前剛處理了觀塘安基苑的情況，同樣是因維修問題令小業主群起反對，提出質疑，我認為政府真的要在這些事上幫一把。現時，政府會派一些民政事務處的職員落區協助處理，但我認為局方在這方面有需要加強力度，一定要設法做好"專職專責"的工作，讓職員向市民提供專業意見。其次，在執法層面上，當局應該確保執法機構有足夠資源作出研究和調查，以取締圍標等嚴重反競爭行為，加強刑事制裁制度，以增加罰則，產生阻嚇作用。主席，最後，公眾教育是重要且必須的，充足的宣傳不僅可以令業主提高警覺，更可讓業主知道如何保障自己的權益。我們希望透過這項議案辯論，讓政府當局知道這些問題不能再拖延，必須加快處理，讓大家可以避免面對圍標的問題。主席，我支持議案，謹此陳辭。

主席，今天我們再次在立法會討論反圍標的問題。事實上，在樓宇維修方面，小業主和圍標集團的知識基本上是不對等的，因為圍標集團中有專業人士，他們相當熟悉這類工程，單靠小業主與他們對抗，基本上是沒有可能的。

因為有關的利潤十分豐厚。根據一些統計，在圍標下，屋苑的維修費用與正常價格可以相差接近1倍，即如果本來需要1億元的工程，他們可以收取兩億元。所以，這片維修的天空早已被抹黑，甚至一些專業人士或認可人士更與人串謀提供一條龍服務，因為他們可以利用多間公司的名字，即使他們的公司被揭露有問題，便更改公司名字。早前，我曾向候任特首林鄭月娥提交證據，證實一間顧問公司在投標工程時被人發現是圍標集團，其後它到公司註冊處改名，然後再回頭就該屋苑的工程重新參與投標，最後更中標了。因此，這已經是非常嚴重的問題。維修顧問如想得到一份工程合約，當然要先進入屋苑進行大量的前期工作，不論是與業主立案法團對抗也好、分化也好，總之便無所不用其極。我們把這些手法稱為"插旗"，如果在招標程序中被它們"插旗"，基本上，市民的荷包便會損失慘重。居民亦有作出一些抵抗，例如他們希望找政府部門協助，例如廉政公署、警方或民政事務處等，但很可惜，這些部門各司其職，也可以說是各自為政。

所以，整件事情令業主感到很無助，社會上因此亦出現了一些民間團體。可是，很可惜，如果單靠這些民間團體，可以做到的可能只是提醒業主提升防範意識，而大量的民間團體進行這些反圍標工作，有時候亦會有一些負面影響，例如一些從政的人士趁機炒作，當然我們並不希望是這樣。此外，在居民的防範意識加強後，其實他們亦會互相猜忌，因為他們根本不知道誰圍標或有否圍標，總之持不同意見的那些人便一定在圍標。

我們認為政府不可以再沿用以往的一兩招數，包括所謂的"招標妥"計劃。"招標妥"可能只可以幫助其中一小部分人，但單靠"招標妥"是否便可以抵抗這麼龐大的圍標集團呢？

政府可否在顧問以外再找一些人協助業主呢？柯創盛議員剛才提出成立一個獨立部門，不錯，我認為可以由一個局或委員會統籌維修的工作，再由各個部門派出代表參與，又或可以請市區重建局找一些真正有心有力對抗圍標的人士統領有關的委員會，統籌維修工程及研究方法，對抗圍標。我們向政府批出3億元的撥款，不希望這些金錢白白浪費，這3億元可以做到很多事情，但如果全部用於一道板斧，可以預見，未來市民被人透過圍標"打荷包"的情況將會持續嚴重。所以，我希望新一屆政府可以下定決心打擊圍標，救救各位小業主。現時出現的維修問題越來越多，工程價格亦可能相當飄忽。我們希望政府可以提供協助，成立專責委員會統籌維修工作。我對下屆政府充滿期望，希望新政府上任後會立即宣布相關措施。

圍標問題已成為社會的毒瘤，也是大廈管理中最棘手的問題。香港人白天工作繁忙，下班後都希望回家休息，如果不幸遇上圍標問題，回家仍要為這些問題而煩惱，真是生活得不太安樂。我認識一些苦主，他們不單要為巨額的維修費用擔憂，還要長時間面對不同爭拗，令他們"雞毛鴨血"，絕對是精神折磨。圍標問題日趨嚴重，主要是因為維修涉及巨額款項，動輒以千萬元，甚至以億元計算，自然吸引不少不法分子垂涎。另一方面，監管大廈管理的現行法例部分已經過時，也過於寬鬆，導致不法分子可以輕易地得逞。我參與業主委員會工作多年，親身體會到物業管理制度存在極大漏洞，包括成立業主立案法團的過程、法團通過議案及授權書機制等，原來一直沒甚麼監管和制衡，不法分子利用漏洞為所欲為，有關的詳情，我過往在多個場合均有提及，今日不再重複。事實上，本會多年來一直積極跟進大廈管理問題，也多次辯論相關議案，當中包括今日辯論的圍標問題，大家都提出不少建議。總而言之，要堵塞漏洞，政府必須修改法例，我也有把我的實際經驗詳細向政府反映。政府最近的建議修訂《建築物管理條例》諮詢文件，也採納了我部分的建議。針對圍標問題，建議的修訂提出了多項措施，包括要通過大型維修工程，決議大會法定人數由原來業主人數的10%提高至20%，當中最少10%業主親自出席，以提高批出工程的門檻。另外，為免法團在少數業主持有大量俗稱授權書的"委任代表文書"投票下通過批出工程，業主可在授權書上寫明投票指示，同時每人最多只可持有不多於業主人數5%的授權書。我大致上同意這些修訂方向，但對於法團須遵守的管理標準和常規，政府會繼續沿用目前"工作守則"的模式，只會訂明最佳做法。因為在實際運作中，守則並無法律效力，即使完全不依循守則，亦沒有任何後果和責任。

政府過去將法規訂得寬鬆，目的是吸引業主自行組織法團，為大廈負上法律責任。結果，政府成功達到目的，很多大廈都成立了業主法團，但經過一段時間後，便流弊叢生。政府認為，如果在守則加入刑責，會打擊市民參加法團的意欲，但其實只要大家不做違法的事，根本無須擔心有否刑責問題。我們要明白，要令不法分子，包括心懷不軌的法團成員無法下手造假，是不能單靠自律的，最低限度應在部分守則加入刑責。

至於通過工程決議的業主人數，則由10%增加至20%，以及最少要有10%的業主親身出席會議，並加強監管業主授權書的操作，每名獲授權人士不能夠代表多於5%的業主。

主席，首先，我以三重身份就今次的議案發言。

總結3方面的經驗，我看到核心問題其實在於：一方面，政府強制大廈進行維修，業主全無選擇；但另一方面，政府對違法、違規的圍標行為坐視不理，甚至故意縱容。一方面，政府施壓迫業主要進行維修；而另一方面，政府卻不規管違法行為或提供協助，甚至鼓勵不法團體從事圍標行為，令業主變成苦主。其中最嚴重的漏洞——其實多位同事已指出——莫過於現時《建築物管理條例》下的授權書造假的問題。事實上，上月在立法會公聽會上，與會者清晰而有力地一致向政府代表表達現時授權書制度千瘡百孔及"無皇管"的問題。《條例》容許授權書制度，但又完全逃避監管的責任。政府放手不管，既沒有協助做好驗證授權書的工作，也不會協助業主跟進任何有關授權書的疑問或問題。即使有人證物證證明有人使用假的授權書，政府也不會介入；即使報警，也只會石沉大海，不了了之。所以，多宗有關假授權書的事件已令不法團體洞悉現時的法律漏洞，並利用這個漏洞，以假授權書騙取大廈業主的款項或投得維修工程。可是，小業主又莫奈何，不能做任何事，投訴無門。政府不會處理，只會說這是業主與業主之間的糾紛，可自行解決。在很多個案中，業主最簡單的要求只是想查證授權書的真偽，不獲准查看時，便要求交由一個獨立的專業人士代為驗證授權書。但這個要求都不獲批准，而政府亦沒有提供任何支援，問題於是便變成一個大黑洞。當所有業主大會均出現假的授權書時，不法團體便可為所欲為。即使有一些很敢言的業主站出來牽頭質疑有關授權書，結果往往是由於不法團體被黑勢力滲透，這些牽頭質疑授權書的業主均會經常受恐嚇，令事情最終無法查個水落石出。所以，過去多年出現的圍標問題，已令市民對業主立案法團、物業管理公司、顧問以至承建商整個系統完全失去信心，人心惶惶，連業主與業主之間也失去互信，政府卻又施壓一定要他們進行維修。在一個已完全失去互信、整體崩潰的系統下，解決問題的出路便只有靠提高公信力才能令市民重拾信心。因此，我們建議政府主動介入，負起直接的責任，擔任公證人角色，包括負責驗證授權書、主持招標，以及協助召開居民大會。政府必須以公證人的身份介入，才能讓小業主感覺獲得可信機構的協助。最後，我想指出，過去我一直提議，在區議會下成立一些專業團隊協助大廈維修。

透過由公職人員組成的專業團隊，在社區協助大廈業主做好維修工作，政府便能令公眾重拾信心，並為物業管理及大廈維修做好把關工作。

對於老業主和殷實的業主來說，他們真的無法負擔越來越高的維修費。

民建聯今天亦有提出修正案，但由於時間關係，我只會談談部分建議的內容。第一，盡快堵塞《建築物管理條例》的漏洞。我們也應對待政府公道一點，政府確實也有正視社區出現的變化。

簡單而言，現行《條例》要求法團給予7天的開會通知期，但如果法團不遵從這項要求，寫信到民政事務總署投訴，該署也只能發信勸諭，如果業主要求執法，便要到土地審裁處。

我希望局方特別是新一屆政府正視《條例》無人執法的問題。

此外，我認為要處理這個問題，便要成立"樓宇事務審裁處"，以簡單的法庭形式處理相關的問題。

除了實質資助，還需要技術人員提供資助。"招標妥"現時只在核標方面提供協助，卻沒有在技術方面提供實質協助。我希望局長可以打破思維，否則，我很擔心民怨只會越滾越大。

政府的確曾修改或檢討法例，透過《建築物管理條例》來盡量堵塞這些漏洞，包括提高業主佔業主大會的比例至20%，以及更嚴格處理授權書，但這些安排其實無法幫助他們。

即使是新的樓宇，十年八載後還是會因維修窗戶、外牆等問題陷入困境。其實，2014年香港測量師學會曾建議政府成立樓宇維修監管局，他們清楚指出，這個監管局作為一個公營機構，有辦法令很多香港人極之沒有信心、最擔心的維修項目重返正軌。

主席，我發言支持郭偉强議員的修正案。主席，我自己也是居屋選區的區議員，圍標是我們的街坊很關注的問題，尤其是我們其中一個屋苑的管理公司亦曾受害，發生了一宗圍標個案。因此，我們的街坊十分關注圍標問題。

我們抱有合理懷疑，認為這些其實均是參與圍標的空殼公司，否則我們也想不到有何原因令這些未能中標的公司可以繼續營運。因此，這種市場生態其實是十分不健康的。事實上，大廈圍標問題已困擾香港多年，情況不但未見改善，反而越演越烈。

對於現時圍標常態化的市場生態，其實政府當年須負上一定責任。據我理解，其實政府希望透過類似公司股東的制度，讓業主以股東身份管理屋苑，但當中有數項特別大的不足之處令業主立案法團的運作並不成功。第一，買股票是主動的，但住戶被迫參與屋苑法團的工作則是被動的。第二，業主大會的管理和監控比股東大會鬆散得多。

第四，股東大會的授權書其實相對嚴謹，正如我們現在即將進行的修例後的業主授權書般，須作出相關選擇。但目前為止，業主大會的授權書純粹是委任其他人士，任由他們怎樣投票也可。因此，我只可說現時業主大會的運作模式只是一種"山寨版"公司股東大會的差劣運作模式。結果，即使香港人如何精明，也無法避過圍標問題。

這因而令大廈維修工程的價格逐漸變成不法分子眼中的"肥肉"。另一方面，在2012年推行的強制驗樓和強制驗窗的計劃，其實對市民而言是好事，尤其是對於該等日久失修、樓齡相對較高的屋苑，這是應有的做法。但剛巧加上市場上的陋習，令圍標情況相應地興旺起來，變相為大廈圍標常態化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但要杜絕圍標，我相信仍要走一段漫長的路。我希望無論是發展局局長或民政事務局局長也可以盡快完成相關法例的檢討工作，同時增加民政事務總署的資源和人手，以應付未來有增無減的工作量，因為透過親身接觸，我知道其實民政事務總署前線聯絡主任的工作量真的非常繁重，當中有些可能要管理四五個屋苑。如果事無大小也要找他們處理，其實是沒有可能應付的。我希望局方能增加資源，以完善建築物管理的整體制度，保障小業主的權益。此外，我十分贊同郭偉强議員在修正案中提到政府應盡快建立一站式維修工程資訊平台及資料庫的建議，讓小業主和法團有足夠資訊判斷和比較工程價格，避免出現我們今天想吃蘋果，但卻只獲給予榴槤和西瓜作比較的不合理情況。總而言之，政府在處理圍標的問題上，必須有決心重新掌握主導權，投放更多資源，雙管齊下，從教育業主......

主席，圍標問題令不少業主和住戶承受巨大的財政及心理壓力，更無奈的是，業主既要承擔高昂維修費用，更要忍受低劣的工程質素。2013年的沙田翠湖花園圍標事件，便是一個最經典的例子。面對樓宇老化問題，業主需要維修本身的住宅樓宇，以免重演有如馬頭圍道唐樓倒塌的慘劇，確實是無可厚非的。問題是，政府把大廈維修的責任推卸予業主立案法團，要業主自行尋覓工程公司。可惜，不少業主由於缺乏相關知識或對問題敏感度不足，只一味授權法團委員投票，令不法分子有機可乘，更以圍標方式騙取翻新樓宇的維修合約。這些圍標集團因應不同維修工程而組成，利用表面上毫無關連的公司名義進行投標，並由樓宇翻新工程顧問公司和承建商合謀包辦一條龍的行騙手段。面對這些問題，自由黨認為當局應該堵塞《建築物管理條例》的漏洞。雖然，當局早前曾就《條例》作出修訂建議，但自由黨認為有關修訂的可行性成疑，更遑論有效杜絕圍標。

本意是希望藉着更多業主的參與，杜絕不法分子有機可乘。但有關建議在執行上其實有相當困難，最終不是令法團會議流會，就是令決議案議而不決，使法團的運作更舉步維艱。事實上，當局在監管法團的事宜上一向執法不力，雖然在2011年至2015年期間，就涉及樓宇管理及維修的貪污投訴有高達3,800宗，但成功檢控人數只有121人，其中106宗被定罪，可見檢控率相當低。這也是導致今天圍標問題日益猖獗的原因之一。因此，自由黨認為政府有必要加大現行執法的力度，以保障業主權益。自由黨建議應該對涉嫌違例的法團予以刑事制裁，以起阻嚇作用，杜絕不法圍標集團的產生。由於大廈維修涉及多項工程及巨額金錢，因此，自由黨贊成給予業主冷靜期，讓業主可以在合理限期內審閱有關公司的合約條款，並且可以無條件地取消合約而獲退款，以保障業主的利益。現時18區的民政事務處均成立了地區大廈管理聯絡小組，為區內居民提供全面的大廈管理服務。但聯絡主任工作繁重，既負責推廣大廈管理方法，又要為法團管理委員會舉辦相關的大廈管理課程，甚至要為法團和業主提供意見，並需要經常安排義務專業調解服務。政府於2015年年初推出為期兩年的大廈管理義務專業調解服務試驗計劃，並於今年2月完結。計劃原意雖好，但真正實行時卻令人失望。調解員出席業主大會時只能以"齋坐"來形容，完全無助調解業主大會出現的糾紛。自由黨希望當局除了增加負責大廈管理問題的人手外，還應該加強聯絡主任有關調解糾紛的培訓，以應付不斷增多的大廈管理問題。為減少私人樓宇進行維修工程時遭圍標集團干擾，市區重建局在2016年5月推出"招標妥"樓宇復修促進服務，向有意維修大廈的業主組織提供支援，讓業主掌握樓宇維修的資訊。為進一步推廣"招標妥"的服務，今年財政預算案更預留了3億元，讓私人樓宇業主可以極優惠的費用使用"招標妥"服務，這一點是值得支持的。主席，雖然自由黨認為成立"樓宇維修工程監管局"有架床疊屋之嫌，但鑒於現時圍標情況日益嚴重，成立監管局可以統一監管業界的操守和維修質素，制訂實務標準及行業指引，甚至訂立發牌制度，自由黨不反對成立監管局。希望政府多管齊下，解決圍標問題。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首先，我感謝劉國勳議員、楊岳橋議員、張超雄議員及郭偉强議員就我的原議案提出修正案，亦感謝多位剛才發言的議員。我留意到劉議員建議設立"樓宇維修資料庫"，郭偉强議員亦提出了類似的建議。主席，這亦是我本人或"全港業主反貪腐反圍標大聯盟"的倡議。我們建議成立"樓宇維修工程監管局"，而該局的其中一個職能是提供市場資訊供小業主參考。我十分認同小業主面對圍標集團，尤其是有很多專業人士參與的圍標集團時，雙方掌握資訊的差距相當大。所以，"樓宇維修資料庫"可以為小業主提供很重要的參考。至於劉國勳議員及張超雄議員提出加強"招標妥"計劃的有關工作，這亦是正確的方向。"招標妥"計劃過去試行了一段短時間，對小業主有所幫助，但單靠此計劃是否可以打擊圍標呢？成效當然不會太理想，但最低限度有專業人士幫助業主，提供比較獨立的意見，作為參考。所以，我們支持有關的修正案。此外，楊岳橋議員提出有關委任代表文書，即授權書的問題，其實很多剛才發言的議員都提出這個問題。主席，這是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因為授權書的監管極為薄弱。我經常說，如果我參與樓宇維修圍標，我肯定成功，因為政府基本上不太理會授權書，任由我們處理。圍標集團就利用這個授權書的漏洞，操控業主大會。至於楊議員提出設立冷靜期，張超雄議員亦有類似建議，在決策過程中設立冷靜期，我們覺得這是合適的。

另一方面，郭偉强議員提出要加強競爭事務委員會、廉政公署和警方的人手。我認同執法的人手是很重要的，尤其是競委會。過往我與競委會接觸時，他們很清楚地表示，現時訴訟基金緊絀。競委會要起訴任何反競爭行為，可能面對圍標集團等，被告的人數相當多，而牽涉的法律開支數以倍計。因此，我們希望政府聽取本會的意見，增加競委會的人手及資源，協助他們打擊圍標。

主席，最後，有議員把我的原議案內"工程遭黑社會參與的圍標集團壟斷"有關黑社會等內容刪除，亦有議員發言質疑有否這麼多黑社會參與。我想告訴大家，過往如果沒有黑社會"撐腰"，想參與工程也極之困難，更遑論圍標。

主席，我非常感謝林卓廷議員今天提出議案，以及4位議員提出修正案。我亦非常感謝剛才各位議員發言，提出業主在進行樓宇維修時面對的各種難題，以及就如何防止和打擊圍標提出寶貴的建議。

楊岳橋議員，由於劉國勳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請動議你經修改的修正案。
主席，我動議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劉國勳議員修正的林卓廷議員議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楊岳橋議員就經劉國勳議員修正的林卓廷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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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張超雄議員就經劉國勳議員及楊岳橋議員修正的林卓廷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贊成的請舉手。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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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員已獲通知，由於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獲得通過，郭偉强議員已撤回他的修正案。

他亦指出，如果成立監管局涉及額外開支，可能會加重小業主的負擔。主席，發展局局長亦表示，遠水不能救近火，因此他不贊成成立監管局。我對發展局局長馬紹祥先生的說法感到遺憾。是政府迫令小業主進行維修，卻不加以監管所致，本來只是小火，卻越燒越大，燒至遍地火頭，很多業主因而損失慘重。原本是遠火，但政府把它變成近火，卻不撲救。現在我們提出這麼多建議，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政府卻不參考，而這項建議其實是由香港測量師學會提出的，他們向我指出，如果沒有一個專業的法定團體如"樓宇維修工程監管局"，僅依靠他們這個沒有法定權力的專業團體來負責的話，會舉步維艱，因為他們要面對財雄勢大的圍標集團，經常擔心這些公司會控告他們誹謗。我希望政府不要再猶豫，如果政府擔心業主會負擔沉重，那我想告訴政府，小業主絕不介意多付1%或2%的維修費，供政府作為監管局的經費。

主席，我亦想藉此機會呼籲專業界別重返樓宇維修這個市場。過往劣幣驅逐良幣，很多操守並無問題的公司無法抵受黑社會的威嚇和壓力，以及圍標集團的恐嚇，因而撤出這個市場。我想對大家說，現在很多小業主已經覺醒，知道必須參與業主大會，知道樓宇維修有很大的圍標風險，其實現在是適當時候，業界內正派的公司和專業人士應盡快重返市場。有真正的競爭，市場價格才能重回正軌，不再好像過去數年般，維修工程的天價變成市價，這是非常荒謬的情況。主席，我數年前決定發起這項反圍標運動時，我知道這是一往無前、不勝無歸的運動，因為我們要打擊的，是由黑社會、專業界別、物業管理公司、貪腐法團等組成的非常龐大及財雄勢大的圍標集團。

如果政府不立定志向，不強力打擊圍標，問題始終會春風吹又生。希望政府顧念小業主的苦況，考慮香港的整體利益，接納本會這麼多位議員的意見，成立"樓宇維修工程監管局"。我在此亦再次感謝各位提出修正案的同事、發言的同事及支持本議案的同事。